廢鉛酸蓄電池如處理不當，當中的有害物質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及污染環境。故此，廢電池的收集、運輸、處置及出入口受法例監管。據報，2018年本港廢電池的產生量和出口量分別為38000及2100公噸。另一方面，全港唯一並於2019年9月投產的廢電池回收中心每年回收到不足1000公噸的廢電池。該等數字令人關注，大部分廢電池可能被非法處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過去3年，每年本港廢電池的產生量，並按其處置方式列出分項數字；二過去3年，每年分別有多少人因非法收集、處置和出口廢電池而被檢控，以及被定罪者受到的懲罰；有何措施加強打擊該等罪行；及三鑒於廢電池的循環再用率可超過百分之八十，政府有何新措施鼓勵相關業界把廢電池送往回收中心作循環再用？

主席，局長的主體答覆表示，根據他們的評估，香港每年產生大概7000至8000公噸廢鉛酸電池，但我手上拿着與國際相比的研究報告，指香港應該大概有38000公噸，這數字有很大的差異。這份研究報告有一項備註寫着，因為環境局沒有收集這些數據，所以不能夠提供數字。

我很高興政府在答覆中承認香港有出現非法收集和出口廢鉛酸電池的活動，但政府沒有告訴市民為何會發生這些問題。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錢作怪"。

如果局長記得，我多年前曾對他說，香港必須處理汽車廢電池和廢膠輪的工作，回收再造是必須進行的。當時他回答我，現時政府有一個先後次序的問題，要先處理固體廢物徵費。今日稍後這項條例草案應該會通過，我不知局長下一步驟的工作是否會推行生產者責任制的理念，利用徵費來幫助合法的回收商在市場收集廢電池，然後再作出合法的處理？我相信這也是刻不容緩的，加上現時電動車越來越多，面對的問題更加複雜，因為它的毒性更高。我不知政府有否計劃現時開始部署這方面的工作。

因為它有機會着火。所以，不要因為捉不到這些非法運輸，便當它不存在，我想告訴局長，這的而且確是存在的。回到我的補充質詢，我之前曾與局長研究過，亦詢問了相關業界，廢電池和廢膠輪的徵費究竟是否可行呢？粗略估計，對車主來說，每年可能只是二三百元的費用，便已經可以有適當的徵費來協助回收再造商把這些廢物轉廢為能，可以回收。反而現在我們真的一定要關注的是，日後電動車的電池毒性是非常厲害的，有關工作必須馬上進行，因為此事已經開始了。局長每次都告訴我有合法回收商，卻又掌握不到實際回收了多少，有多少到哪裏去了。

我相信政府在這方面的執法是有力的。關於如何支援業界回收這些棄置的廢電池，這方面是設有基金的，其實已做得相當完善。不過，回收基金對廢電池回收商的支援，僅僅合共批出860萬元。回收基金最高可以申請1,500萬元，但只批出860萬元，我不知道這只是支援一間公司，還是數間公司？如果是支援數間公司，更顯得回收基金無法發揮作用。所以，我想在此請問局長，在支援業界回收棄置廢電池的工作上，究竟現時回收基金可以做到多少更好的工作？

第三項質詢。
政府近日收緊了防疫規定，由9月1日起，政府、醫院管理局、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以及幼稚園和中小學的所有僱員，如未接種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則須自費定期在工作時間以外進行病毒檢測；所有與抵港人士有機會接觸的人員均須強制接種疫苗；以及學童疫苗接種率達七成才可全面恢復面授課堂。有市民批評，該等規定變相強迫相關人員接種疫苗、疫苗對防止感染變異病毒株的效用成疑，以及接種疫苗後如有不良反應亦難以獲得賠償。

主席，就鄭松泰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綜合回覆如下：新冠病毒疫情肆虐全球，對香港的醫療系統以至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巨大影響。在香港市民和醫護人員的共同努力下，本地個案已基本"清零"。然而，全球疫情正在反彈，傳染性更高的Delta變異病毒株在急速傳播，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疫苗是抵抗疫情最強而有效的措施。香港提供的復必泰和克爾來福疫苗對於預防2019冠狀病毒病重症和死亡情況高度有效，能為接種人士提供有效保護，免於感染後併發重症甚至死亡。截至8月24日，超過398萬名市民已接種了第一劑疫苗，即合資格接種人口的59.1%。在變種病毒的威脅下，我們必須齊心協力進一步提高疫苗接種率。政府早前宣布，所有公務員及政府員工、醫院管理局員工、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以及中學、小學、幼兒園、幼稚園和特殊學校的員工必須接種疫苗，否則由9月1日起，除了持有醫生證明書證明其健康狀況不允許接種疫苗，所有未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員須自費定期進行聚合酶連鎖反應核酸檢測。此外，政府亦已要求機場管理局及指定檢疫酒店，加快安排轄下員工接種疫苗並安排已接種疫苗員工工作，同時加強已接種疫苗員工的檢測安排。上述安排是基於公共衞生考量，亦是以保障香港醫療系統及為社會築起抗疫屏障為目標。在有關安排下需要接種疫苗的人員，其工作性質需要經常面對公眾、身體較虛弱或容易受感染的人士，又或者有較高機會接觸已被感染的人士。為加快這群提供必要社會民生服務的前線人員接種疫苗的步伐，從而為他們提供更好保護，並防止病毒進入社區，我們認為有關的安排是必要的。事實上，上述組別人員的疫苗接種率在接種計劃開展以來一直穩步上揚。截止8月中，公務員、醫管局醫生和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員工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比率分別超過88%、95%和70%，而截至7月中，學校教職員的整體接種率亦達到約47%。若再加上當時將會計劃接種疫苗的教職員，數字接近七成。除了鼓勵員工接種疫苗外，醫管局亦由6月中起試行為長期住院的病人接種疫苗。病人可自行選擇接種疫苗，醫護人員會在取得病人或監護人同意的情況下才進行接種，有關安排與《病人約章》並無抵觸。至於學童方面，根據藥廠提供的數據，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對12至15歲青少年有顯著的保護作用，所產生的抗體水平較成年人高，能夠100%預防病發。為締造安全學習環境，我呼籲家長盡早安排子女接種疫苗。在宏觀層面，我們留意到國際社會在衡量調整防疫政策時，焦點已由感染控制逐步轉移至疫苗接種的進度。一些國家/經濟體如美國、英國、法國和部分歐盟國家等，甚至已經透過或正在考慮透過立法以強制個別屬高風險組別或職業的人員接種疫苗，例如醫護人員和安老院舍員工。香港目前就個別群組接種疫苗所採取的行政安排是較具彈性的做法，個別人士因個人理由選擇不接種疫苗，仍然有空間自費定期進行檢測以取代接種。對於有部分市民對疫苗存有懷疑和憂慮，我提供以下參考數字。

就涉及接種疫苗人士的死亡個案，有33宗涉及曾經於離世前14日內接種疫苗，佔疫苗接種總劑量的百萬分之五，沒有一宗個案顯示與接種疫苗有關聯。此外，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已完成審視的個案，至今並未發現有不尋常的現象，專家委員會會繼續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並收集數據以作評估。若然在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未能預見的嚴重異常事件，10億元保障基金會在有關事件得到註冊醫生證明，而專家委員會未能排除該事件與接種疫苗無關的情況下，為有關人士提供一筆過的款項，作為即時的財政援助。在宣傳教育方面，我們透過資訊性節目及疫苗諮詢服務等，解答公眾對疫苗的疑問，讓市民安心接種。最後，我呼籲仍未接種疫苗的市民，特別是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風險極高的長者、長期病患者及其他免疫力較弱人士，為自己健康着想在本港再有一波疫情來臨前盡快接種疫苗。
主席，我認為政府其實一直以來都用這種"偽選擇"的方式來避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我會用"頗卑鄙"來形容這做法。事實上，我不是說不相信科學，而是具體上看到，例如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團隊最近曾進行一項研究，他們用老鼠做實驗，發現復必泰在靜脈注射的情況下會有較大機會引致心臟問題，即心肌炎。

現在說的不是單純的坊間流傳，而是我也頗相信的科學研究團隊的發現，我想問局方在剛才給我一大堆回應後，有否確切探討過實際的科學研究帶出的信息呢？局方有否詢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團隊，學童是否不適合注射復必泰呢？
主席，多謝鄭松泰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我們對於疫情控制、疫苗接種，以及接種疫苗後如有任何不尋常事件或副作用，一直都是以科學為本。我們當然有與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又或香港大學甚至是香港中文大學，以及其他有進行關於疫苗研究的大學保持密切的溝通。

一般來說，我們目前並非以靜脈注射方式接種疫苗，而是肌肉注射。

所以，現時在疫苗接種中心的同事已經採取這做法，我們是有正視所有不同研究結果向我們提供的數據，以及對我們防疫抗疫工作的一些改善或建議，我們其實一直也以科學為本處理我們的防疫抗疫工作。
局長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她有否探討有關研究在學童範疇的影響。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多個專家委員會一直檢視現時在疫苗接種時，不論是大人或小朋友可能發生的情況，例如出現一些異常報告或副作用或一些特別問題時，我們一直也有監察。
主席，醫學界普遍認為在高危場所工作的市民，例如安老及殘疾人士院舍、醫院及學校等的職員，均須接種疫苗以保護自己及身邊的人。我想問局長，政府如何提供誘因及便民措施，以鼓勵而非強迫更多員工打針，以達致我們整個香港的整體利益？
主席，多謝陳沛然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政府一直多管齊下提高疫苗接種率。一方面，我們希望做更多解說，令相關的員工或市民明白接種疫苗的重要性不單只是為了自己，亦是為了身邊人。當然，一些在前線工作的員工，特別是其工作性質的風險特別高時，我們更加會要求他們必須接種新冠疫苗。在誘因方面，我們一直也有提供，當然，在社會上，整個商界或各行各業很多也自行提供一些誘因，鼓勵市民或員工接種。

我想問局長，有錢"大晒"嗎？

多謝張宇人議員有關學校教職員接種率的補充質詢。其實，我們都多次呼籲，雖然我們都要求一些前線員工接種疫苗，如果是身體有問題而不能接種的話，可以用檢測代替。

所以，這個目標真的並非止於七成，而是希望越來越高。當然，我們一直也會監察整體情況，亦會把張議員的意見向教育局反映，也會一直看着他們的同事的接種率。我們了解到，根據教育局的資料，如果分析官校方面的數據，截至8月中，已經接種第一劑的教職員也有八成三。所以，可能隨着時間的關係，接種率亦會提高，我回去亦會跟教育局討論，了解他們有否其他教師最新接種率的數字，或許這方面的數字已經慢慢提高。

由於本港人口稠密，鄰居之間往往因噪音、光害、衞生、煙味和冷氣機滴水等問題而發生糾紛，部分個案甚至惡化為暴力衝突。另一方面，民政事務總署聯同兩個專業調解機構提供大廈管理義務專業調解服務，但其服務範圍並不涵蓋鄰里糾紛。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過去5年，政府接獲多少宗與鄰里糾紛相關的投訴，並按政府部門和投訴的性質列出分項數字；二現時有何機構或機制，協助市民以調解方式解決鄰里糾紛；及三會否效法新加坡政府，就鄰里糾紛設立社區調解中心和仲裁庭，並規定該等糾紛須以"先調解，後仲裁"的方式處理？

視乎糾紛的性質，有關政府部門會按相關的法例和指引處理這些個案。就柯議員提問的3個部分，經諮詢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包括環境局和環境保護署、律政司、食物環境衞生署和衞生署，我嘗試統籌他們所提供的資料後，綜合答覆如下：一就問題中提及的常見鄰里糾紛，包括噪音、光滋擾、衞生、塵埃、煙霧或臭氣、滴水和滲水，有關政府部門過去5年接獲的投訴數字已於附表詳列。在不同糾紛類別中，以滴水和滲水的投訴數字居多，在過去4年半平均每年分別接獲約26,000宗和36,000宗投訴。二正如引言所述，由於鄰里糾紛類別繁多，具體負責處理糾紛的政府部門以糾紛的性質而定。

因此，有關的政府部門會根據實際情況、相關法例和指引作出跟進，以不同形式處理不同糾紛。三舉例而言，根據環保署提供的資料，如住戶受到例如噪音滋擾，可即時向大廈管理處尋求協助。管理處一般會直接與所涉人士洽談，絕大部分情況下可迅速解決問題。如問題仍未能解決或遇到困難，則可聯絡警方尋求協助。當警員到場時，一般情況下噪音也會停止或減少發出噪音。針對鄰里噪音問題的本質，環保署最近亦準備了一套指引，並正籌備在下半年向物業管理公司及各區居民協會和業主委員會舉辦多些講座及網絡研討會，以及製作海報及宣傳短片，加強市民對鄰里噪音的認識及向大眾提供如何避免產生住宅噪音的實用方法，以幫助建立更好的和諧社區。至於光滋擾方面，環保署在收到投訴後，會向有關燈光裝置的負責人轉達投訴人的關注及訴求；如適用亦會勸諭他們參考《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採取措施盡量減少燈光對鄰近居民的影響。在滲水方面，屋宇署及食環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收到市民就樓宇滲水的投訴後，會以有系統的檢測方法，嘗試找出導致衞生妨擾事故存在。當確定有衞生妨擾事故存在，食環署人員會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27條的規定，發出《妨擾事故通知》，規定有關人士須在通知指明期限內減除妨擾事故。除了透過聯辦處的協助尋找滲水源頭，有關業主或住戶可以透過互相合作，自行委聘專業人士/顧問公司進行滲水調查及尋找滲水源頭，並進行所需的維修，以解決滲水問題。至於其他衞生妨擾事故，食環署在接獲市民投訴後會進行調查，並採取執法行動。四正如剛才提及，不同的糾紛往往首先要由有關部門以專業知識和技術確定滋擾源頭和釐清責任。在合適和爭議各方同意的情況下，方可進下一步以調解的方式處理糾紛。就此而言，律政司一向支持並推行措施以宣揚優先考慮以調解處理社會各界的爭議。

主席，局長剛才代表其他部門講述了其主體答覆，如果正如局長所說，這類答覆真的奏效，其實今天我也無須浪費一項口頭質詢的時間。主席，民生無小事。其實，現在規管這些噪音、光污染等的，不外乎是《噪音管制條例》，不外乎是食環署的《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老實說，這些條例其實已實行一段很長時間，我舉例，《噪音管制條例》由1989年實行至今，今年已是2021年。我想進一步詢問相關政策局的同事，就這一系列條例，其實真的有沒有一個時間表，或有沒有方向，作出一個全面的檢討，令這些每天困擾着居民，每天令市民的睦鄰關係如此差的情況，可以得到改善呢？

主席，鄰舍間其實面對不少問題，尤其是中產或者基層家庭，正如主體質詢所說，噪音、光害、衞生、煙味、冷氣機滴水、滲水和煙燻或燒香的味道，這些都是市民日常經歷的一些滋擾。我想問政府，如何增添市民在香港的幸福感？其實，一定要解決這些問題。在答覆中看到，數字也是非常龐大，以滲水為例，雖然有聯辦處，但2020年都有接近4萬宗投訴，在2021年有2萬多宗。這些都是要處理的個案，但我們看到聯辦處或其他辦事處，都未有正視或可直接解決市民的問題。柯創盛議員亦有提出，是否應該先調解，如果不行才去法庭處理。但是，局方都知道，如果要小市民去打官司，為了數萬元去打官司，費時失財，其實有很大壓力。在過往處理的不少個案中，未處理到的個案的相關人士便已經患上抑鬱症或者精神病。希望局方考慮是否有可能多做一些調解，尤其是現在西九龍有一個調解中心，但那裏只做小額錢債的調解。我想問局方，會不會擴展現在調解中心的服務，以覆蓋社區的調解呢？
主席，調解其實是個很好的方法，避免大家用大量金錢與時間打官司，但當中需要一個共通點，大家要有共識，才能達成調解。某程度上，雙方都要接受那個方向，一人願意走一步，多做一些，才能去到調解的步驟。

所以，過去滲水或滴水的個案，屬於相對比較技術性，只要找到問題所在，釐清責任，做好自己的本分，很多問題也可以解決得到。

當中可能會牽涉不同政策局，所以長遠而言，我們需要仔細看看現在不同調解個案的類別、內容，看看哪方面的成功率比較高、需求比較多、效果比較好，然後再深入研究一下將來的發展方向。
主席，我十分認同剛才環境局副局長的說法，很多時候，鄰里糾紛或是居民之間的投訴，第一時間找物業管理方面的人處理，如果這能得到有效處理，很多問題也可以解決。就此，我又察覺到，很多時候有些投訴或者糾紛，其實未必一定涉及法律上的問題。就這方面，如果市民明白自己的責任和權利，很多投訴或糾紛可能不會發生。

就這方面，我不知道局長有否計劃加強民政事務處的角色？
主席，其實過往我們都知道，很多時如果向社區內的物業管理公司、管理處提供更好的支援，很多區內的小問題都可以變成沒有問題。例如，我記得我在勞工及福利局的時候，我們討論地區人口老化，有很多腦退化症患者，當時很多物管公司與社會福利署合作，讓物管前線人員，尤其是保安員，懂得如果遇到這些問題，如何去跟進。

有關滋擾的法律原則相對簡單，如果掌握了，這只是所謂基本常識的問題，以及最重要的是態度的問題。

究竟會否有些想法、有些措拖，可以鼓勵市民在有事時先坐下來商討？因為很多時候，無論管理公司也好，區議員也好，或者業主立案法團也好，越來越政治化，有太多爭議。但是，政府、民政事務處比較上是中立的，還有人肯聽，所以除了管理問題糾紛可以協調一下之外，滋擾問題也是重要問題，希望局長不要迴避問題，要想出方法去做，不要東拉西扯。

例如，剛才柯創盛議員提到很多噪音、光滋擾等問題，正如剛才謝議員所說，相關法例是比較清晰的，甚至去到滲水、漏水的情況，法例亦都非常清晰。當然，很多爭拗是來自甚麼，我都會審視，例如比較多的個案涉及滲水，需要一個程序及時間處理。

如果找不到源頭，香港的樓宇有時是比較老舊，很難找出水是來自窗、牆還是裏面的喉管，去到這個時間，就要去到第三階段，進行一些專業調查。當然，我現在所說的全部都是剛才我所說的兩個辦事處，即屋宇署及食環署的聯辦處的一些工作流程。當然，剛才議員都提到，最終的誘因方面，大家坐下來商討解決問題已經是一個最大的誘因。大家鄰里之間有問題，其實不需要每次都去到出律師信、吵架，甚至暴力衝突，大家簡單坐下來了解情況，找專業人士找出問題所在，大家負上自己應有的責任，很多這些住屋相關問題，其實都是可以解決的。

主席，據報，市民自本月1日起陸續收到政府派發的第一期電子消費券，四出消費，不亦樂乎。

有市民指，是次發放消費券為近年政府鮮有德政，既帶旺經濟，又稍紓民困。

主席，財政司司長在2021-2022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推行消費券計劃，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士，分期發放總額5,000元的電子消費券。計劃的目的是刺激市民消費意欲，讓消費券所涉及的金額在本地經濟體系內流轉，從而最大程度帶動本地消費，加速經濟復蘇。同時，政府亦希望透過消費券計劃鼓勵更多本地商戶及市民使用電子支付，推動本地電子支付市場發展。就謝議員質詢的各部分，我現答覆如下：一我們早前估計合資格市民約有720萬人，涉及款項約360億元，消費券計劃可為本地經濟帶來0.7個百分點的提振作用。觀乎我們於8月1日向約550萬名合資格市民發放第一期2,000元消費券以來市面的情況，整體社會的反應十分正面，消費券計劃普遍獲得市民及業界廣泛歡迎，成功帶動及刺激消費氣氛。四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及不少商場或商戶都把握時機，額外加推優惠吸引市民消費，這些疊加優惠將可增強電子消費券帶來的乘數效應。由於消費券會分期發放，我們相信這股熾熱的消費氣氛會在下半年持續下去，有望拉動本地零售、餐飲及服務業的增長，更廣泛地提振本地整體經濟。就消費券計劃帶來的實際經濟效益，我們會在掌握更多數據後作綜合評估。財政司司長早前曾到訪多區，向商戶及市民了解消費券計劃的推行情況，普遍意見認為消費券有效帶旺市場及帶動消費氣氛。有市民表示其消費總額已超過消費券的金額，十分期待下一期消費券的發放。二財政司司長在訂定現時消費券的總金額時，已充分考慮相關政策目標、受惠人數、財政承擔及其他財政預算案措施等因素。根據計劃的設計，視乎登記人選擇的儲值支付工具，消費券會分兩至三期發放，使用期限亦有所不同，以便利市民使用，同時達致持續刺激本地消費市道的效果。四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及不同商戶在此期間提供的額外折扣及優惠所產生的槓桿效應，將有效增強消費券計劃刺激本地消費及提振經濟的效果。首批第一期涉及約110億元的消費券發放至今約3個星期，政府會按原定計劃在未來數個月陸續發放下一批及下一期消費券。三8月1至22日，消費券計劃熱線共接獲約420宗投訴，主要涉及登記資格及流程、登記進度，以及消費券的發放等。我們一直與4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就消費券計劃保持緊密聯繫，並密切監察消費券的發放及使用情況。除了個別儲值支付工具的系統在8月1日當天曾經出現短暫擠塞，令小部分市民在領取和使用消費券時遇到問題外，計劃的整體運作大致暢順。營辦商已處理相關技術問題，並跟進受影響個案。至於個別商戶對使用消費券進行的交易收取額外手續費或設定最低消費等情況，我們已公開強調，若商戶接受消費券計劃下的4款儲值支付工具的任何一款作付款方式，便不能拒絕消費者透過該工具使用消費券，亦不容許額外收費。根據商戶與4間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簽訂的協議，他們不能對使用有關支付工具的消費者收取手續費。如果商戶向使用消費券的市民濫收費用或設置不合理要求，可能違反與儲值支付工具營辦商的協議，營辦商會按協議採取跟進行動，包括取消其帳戶。

所以，這項計劃，包括剛才謝議員所說的好氣氛亦會持續，這是第一。第二，其實剛才謝議員都說得很對，在我們國家層面，在整個國策方面，現時是有個很大的方向，便是如何普惠地令市民、國民能夠享受到經濟的成果。固然，消費券的發放是一個方法，但是，這無論如何都是一次性的或者短暫的。其實更實惠的方式真的是發展，更長遠地用好香港的優勢，一方面服務國家，同一時間造大香港各個中心。在這方面，特首、司長在多個場合都說過，"十四五"規劃給予香港很大的角色，有很多個定位。我認為這些工作更實際、更長遠，我們需要與眾多議員一起努力。簡而言之，就剛才所說的幾個部分，包括消費券的發放或者其他事宜，我們會繼續做，亦會持續看看我們整個計劃的成效，這是第一。第二，關於我們的可說是德政也好或者措施也好，其實我們持續以民為本去思考我們的政策、思考我們的工作，這些一直是我們過去做事的宗旨和目標，將來亦會以此為本繼續去做。
首先要感謝建制派的各個黨派和全體議員，因為我們一致要求政府發放電子消費券。我記得幾個月前，司長公布發放電子消費券的時候，有一個早上，幾個電台一起聯播一個節目，長1.5小時，市民打電話到電台向司長提問。

我知道政府其實需要平衡......

因為，始終消費券發放的目的很單純，就是希望通過消費券的發放，一方面能夠帶旺經濟，並同時刺激消費，而發放的手段本身也是一件好事，可以令市民大眾能夠更多利用電子支付。

在我心目中是絕對不會浪費的，因為市民或消費者的習性就是，他們通過電子支付購物和消費，習慣了之後也是會繼續這樣做的。同時，大家看到今次推出消費券計劃後，其實商戶是很厲害的，它們也立即推出各種優惠和不同安排，令大家繼續消費。下一步，如果大家成為了使用電子支付的消費者，商戶便可以通過電子支付平台向使用者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可以是跨行業信息，或是與購物有關的信息，讓大家可以持續使用。所以，平台本身的搭建其實是不會浪費的，反而就消費券計劃本身的發放途徑和用途而言，鼓勵使用電子支付的目的已經達到。我簡單答覆，通關是要努力的，同時，消費券的發放也會根據計劃去做，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的效果也是相當不錯的。
主席，政府首次透過電子消費券"派錢"，目的是希望刺激經濟，令商戶和市民都可以共同富裕。在政府做大量宣傳工作之前，其實我們看到反應普遍也相當正面，市民都很高興。

另外，有些老人家行動不便，又或是不懂得前往這地方便麻煩了。我希望局長可否審視這件事，在短期內增加始創中心秘書處的人手，另外交易時可否減低資訊收費，因為，大家也知道，其實這也是藉着消費券計劃加以推動的。我請局長幫忙，"為人為到底，送佛送到西"，對這兩件事也作出跟進和回應。

他對我們民生的關顧也很無微不至，看得很仔細。

第二，有關資訊發放，我之後再了解情況為何，如果我們可以在行政方面做到，我們是容易配合的。
主席，其實新民黨在去年1月就去年財政預算案的諮詢見財政司司長時，已建議發放消費券。當時，上一任局長表示有很多技術困難，我很高興今年政府克服了技術困難，並且發出電子消費券，非常受歡迎。我想問，有否數據顯示長者使用哪種平台最多？

我希望政府將來也要搜集一下數據，看看是否有辦法鼓勵我們的......我曾跟財政司司長討論，其實我已經指出，八達通卡是做不到電子錢包的功能，技術上沒有辦法在八達通卡內設立一個單獨的電子錢包，所以財政司司長亦表示，把這5,000元放入八達通卡，等於丟入大海，消費券不但需要分數期發放，還要明年全部花光，相比起其他的電子錢包，八達通卡其實是不適合的。

葉劉淑儀議員剛才所說的，也是相當實在的問題，即是如何可以借今次消費券計劃——作為契機，長遠推動電子支付，尤其是在長者的層面做得更好、更深和更廣。

主席，香港有200多萬名60歲以上長者，大部分也沒有使用智慧型的電子支付，最多人用的便是八達通卡，因為簡單。所以，在8月1日星期日，我決定用八達通卡領取2,000元消費券，之後前往食環署轄下街市買"好嘢"，親自下廚煮給"手足"吃。誰料逛完屯門和荃灣兩個最大的食環署街市也用不到八達通卡買海鮮，問原因又不肯回答，被迫前往非食環署街市。買海鮮期間，我看到流程是：商販要除下手套，輸入銀碼，我"嘟"完八達通卡後還要等差不多1分鐘才能確認付款。我當時在那個檔口購買了兩斤南澳龍蝦、兩斤老虎斑，合共千多元，他沒所謂......

第二，我也想說清楚，其實很多街市也有這些電子支付的安排。

如果不是有這麼大的誘因，即是金錢，要某些人習慣做一件全新的事情，門檻可能十分高。

主席，香港運動員在剛結束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表現卓越，全城歡騰。行政長官隨後表示，政府會大力推進香港體育盛事化、精英化、普及化及產業化的目標。另一方面，第十一屆同樂運動會定於明年11月在香港舉行。主辦單位計劃舉辦36項體育比賽、13項藝術文化活動，以及開幕及閉幕典禮。屆時來自100個國家及地區的健兒將雲集香港參與該項體壇盛事。然而，按現行預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康樂設施的政策，該主辦單位不屬最優先類別的團體，並須與同屬第二優先類別的其他團體競爭。

早前行政長官都特別提到，我們會再深化研究專業化、產業化方面的發展方向。我們鼓勵市民多參與體育活動，協助他們培養健康生活模式，提升整體生活質素，在社區建立熱愛體育的文化。另外，我們培育及支持具潛質的運動員，提供優良的訓練環境及綜合支援服務，讓他們可以在國際體壇爭取佳績。同時，我們致力推動香港成為國際體育盛事之都，協助體育總會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賽事，讓市民觀賞高水平的運動競賽。為配合推動體育發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制訂了"康樂設施的預訂程序"，讓合資格的團體優先預訂康樂設施，以舉辦體育比賽或體育活動。根據康文署現行的預訂程序，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體育總會、地區體育會、香港學界體育聯會等團體屬最優先類別，可於12個月前優先預訂所有在繁忙及非繁忙時段的康樂設施。體育總會的屬會、慈善團體、正式協會和法團等則屬第二優先類別，可於3個月前優先預訂在繁忙時段的康樂設施，或於6個月前預訂任何時段的壁球場及在非繁忙時段的體育館主場和活動室。就葉劉淑儀議員的質詢，我現綜合回覆如下﹕根據主辦單位提供的資料，將在香港舉辦的第11屆"同樂運動會"獲"同志運動會聯合會"認可，並由"香港同樂運動會"主辦。

與一般的國際綜合項目運動會不同，"同樂運動會"並非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或任何國際體育聯會所認可的體育賽事；其參加者無須透過選拔參加。

根據康文署的現行做法，"香港同樂運動會"作為一所香港註冊團體，可於6個月前預訂非繁忙時段的體育設施及於3個月前預訂繁忙時段的體育設施。我們得悉主辦單位已向一些大專院校、體育會和會所等申請租用其轄下體育設施以舉辦部分賽事。此外，主辦單位早前已與體育總會或體育團體商討合作事宜，包括提供裁判、技術支援及預訂場地支援等。倘若主辦單位獲得體育總會的支持合辦有關活動，根據現行的政策，可於12個月前預訂有關的體育設施。康文署在收到主辦單位及/或相關體育總會的申請後，會按照現行的程序處理。另外，政府一直致力促進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人士的平等機會，以期在社會上建立共融、互相尊重、不歧視的文化和價值觀。相關措施包括透過不同宣傳渠道，例如在公共交通網絡、各類政府處所、互聯網及其他媒體播放宣傳短片，以及在電視和電台播放有關推廣平等對待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人士的政府宣傳短片和聲帶。此外，亦會透過平等機會資助計劃資助有意義的社區活動計劃，藉以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及跨性別人士享有平等機會。
主席，這個運動會在1982年開始舉行，至今已經有30多年歷史，上一次是在巴黎舉行，香港很難得成為第一個獲得這個主辦權的亞洲城市。如果我們明年主辦時規模很小，相比以往失色，局長是否同意香港會很丟臉？因為其實如果我們辦得好，除了推動體育之外，也是推動平等包容，在香港經常被批評打壓人權自由的情況下，是我們一張保障人權的名片。我希望局長明白這一點。如果主辦機構得不到你剛才所說的體育會的支持，要到3個月前才去預訂場地，根本很多活動都舉辦不到。因為如果到了明年8月才知道是否有游泳池游泳，很多人都來不到。局長可否承諾幫助主辦人接觸......當然，你說他們不是奧運級，可能沒有資格見那些奧林匹克委員會、體育總會等，但最低限度幫助他們見第二優先類別的團體，讓他們得到足夠的場地及技術支援呢？局長可否承諾，確保主辦機構得到他們所需的體育場地及技術支援，讓我們明年主辦時不會"倒瀉籮蟹"，不會比其他主辦國家或地區失色呢？這是香港人的"面子"，希望你明白這一點。

說回歷史，2016年他們已經主動聯絡很多不同的政府部門——當時我仍然任職民政事務局，所以我可以說出當時的歷史——而我記得當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2016年10月發出回信，表示政府部門會按照既定程序處理籌辦小組租用場地。其實我在6月也回答過這個問題，我們的場地管理部門在2017年向他們介紹過香港有甚麼場地，但亦要根據既定的程序申請。我亦要特別提及，其實在申辦同樂運動會的過程當中，我們收到很多不同的聲音及意見，我在這裏不重複內容。

在場地方面，據我理解，主辦單位其實差不多八九成的活動均已經找到所需的場地。其實同樂運動會不止是運動，亦是一個嘉年華會。當然，香港作為盛事之都，除了政府的場地，也有商界和私人場地供這種民間團體申請，而且據我理解，大部分賽事已經找到場地。

主席，香港行一夫一妻制，但因為我們是國際大都市，對於同性戀行為，我們都是包容的，甚至如果有人歧視他們，我們都會保護。不過，問題是香港政府現時對於同性戀的朋友，其實是包容他們，還是鼓吹他們呢？我舉個例子，正如吸煙人士，人人都知道吸煙對健康不好，但我們也尊重和包容他們吸煙，但問題是我們不會鼓吹吸煙。

今次特區政府支持香港同樂運動會，其實你們是在包容它，還是鼓吹它呢？
主席，香港作為一個舉辦很多不同盛事和項目的多元化城市，任何企業或組織若希望舉辦盛事，只要按照程序進行，香港是有空間讓它們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的。所以，從我們的角度而言，最低限度從民政事務局的角度而言，我們主要以體育政策來看，甚至亦要顧及宗教方面。之前同樂運動會申請舉辦時，政府部門收到大量反對聲音，例如明光社、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等，就這次申辦提出強烈的反對意見，擔心有些信息會造成社會分化。所以，最低限度在我們民政事務局而言，作為場地管理部門，任何團體如果要申辦不同的項目，只要沒有違法，我們就會按照既定程序來跟進。

我現在想問局長，除了在社會價值和家庭價值方面有機會引起大量市民出來反對示威外，局長有否想過任何一位參賽者如果屆時"不生性"，宣傳一些敏感的政治議題，包括好像這個台灣的同志運動會——其實我不太關心這個議題，最初我希望他們低調舉辦就算，但現時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們關注——局長有沒有能力負責呢？因為他們沒有監管，參賽者穿甚麼運動衫、掛甚麼旗幟，國旗也好，甚麼旗也好，你們有否擔心過呢？我現在越了解便越認為當中很複雜、很混亂，政府真的要謹慎處理這個議題。

至於他們在香港進行體育活動或文化活動，同樣需要依照香港的所有法例來進行。

主席，我剛才聽完局長的解釋，亦看到其主體答覆，表面上是說公平、表面上是說共融、表面上是說道理，但完全失去了焦點，這些分明是披着羊皮的豺狼，但他仍然善待他們，他忘記了2014年的佔中、忘記了2019年的"黑暴風波"，這根本是一而再、再而三即將來到的風暴，但他沒有知覺，上兩次已經沒有知覺，今次怎能夠再沒有知覺呢？

就此，兩位局長均要肩負這個責任，如果他們今天仍然迷迷惘惘、糊糊塗塗，別人說共融，他們便共融，最後被人"溶了"也不知道。連國家安全這條底線也不守，然後容許這些以同樂運動會為名......還要提升至與奧林匹克比拚、比較。

不是這樣的，要弄清楚主導在哪裏......

當然就着共融或國安方面，我不是國安委委員，但我相信相關的部門會審慎地處理任何會帶來香港和國家風險的問題。

本會恢復《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主席容海恩議員先就委員會報告，向本會發言。
主席，我以法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報告。《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旨在修訂《法律執業者條例》第31A條，讓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在符合相關資格規定的情況下，可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法案委員會共舉行了2次會議，就《條例草案》作出詳細討論。對於政府當局建議，非大律師律政人員跟私人執業大律師及大律師律政人員一樣，應在符合有關資格規定的情況下具資格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委員均表支持。至於《條例草案》建議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只在任職律政人員期間，才有權使用資深大律師的名銜，有委員認為，這建議有違公平對待大律師和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及選賢任能的原則。他們認為，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必須符合成為資深大律師的實質資格規定，並且經同樣程序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委任，因此理應讓他們在離開政府時保留此名銜。政府當局回應時強調，《條例草案》一方面旨在確保所有律政人員只要符合實質資格規定，不論他們是否大律師，均應同樣具資格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另一方面旨在確保私人法律執業者的任何權利均不受影響，亦不會干擾大律師與律師作為法律服務提供者的專業劃分。上述建議已在《條例草案》的兩個重要目的之間取得適當平衡。政府當局亦指出，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若在離任政府後及於私人執業時獲准保留該名銜，或會對公眾造成混淆。為讓被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在離職時可保留資深大律師名銜，委員提出了不同的建議。部分委員建議設立與"資深大律師"有所區分的新名銜，讓符合有關資格規定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有權在任職律政人員時以至離任後使用該新名銜，以及提供途徑方便已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在離職時可以轉為大律師，使他們在離職後可繼續保留該名銜。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建議並已作出回應。部分委員認為《條例草案》的建議對挽留律政人員而言或許並不吸引，並懷疑會否只能令非常少數的律政人員受惠。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挽留律政人員並非《條例草案》的目的，而可令多少人受惠亦非主要考量。政府當局重申《條例草案》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平等原則，讓所有律政人員均享有同等對待及權利。在審議的過程中，委員關注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的非大律師律政人員操守的監管問題，以及在委任非大律師律政人員為資深大律師一事上，政府當局與專業律師團體的關係。政府當局已回應委員的提問。此外，有委員認為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當局應探討將《條例草案》為非大律師律政人員作出的類似安排延展至私人執業律師，讓他們也可有機會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亦有委員提出，長遠而言，當局或需檢視將法律服務提供者劃分為大律師及律師兩個分支這種做法是否有持續需要及理據。

代理主席，香港法律執業者制度源自英國，主要分為大律師和律師兩個專業類別，前者專長於出庭訟辯，後者則提供廣泛的法律服務。當中具備一定資歷、知識和聲望的大律師，在回歸前可獲委任為御用大律師，回歸後則改稱為資深大律師。相對於一般大律師，資深大律師除了名銜聽似"威"一點、"勁"一些，以及在出庭時的衣着較特別外，其實對於一般市民來說，最重要的分別是資深大律師的收費較昂貴，有時更會昂貴很多、很多。然而，對於主要在律政司內任職的政府律政人員，不論他們入職前本身是律師還是大律師，在入職後的職責、分工也不會再分為兩種專業。律師出身的律政人員或許長期代表政府出庭打官司，但由於他們並不擁有大律師資格，即使擁有豐富的訟辯經驗、知識和聲望，根據現行法例，亦不合資格獲考慮委任為資深大律師，造成不公。今天恢復二讀的《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目的正是要消除這種不公平的現象，容許不具備大律師資格的律政人員，在符合同等的法定條件和要求下，享有同等機會獲委任為資深大律師。很多人也相信，今次修例除了基於公平原則，亦是為了幫助律政司挽留人才，避免一些資深律政人員為取得資深大律師的名銜而離開政府。對於以上原則，我是支持的；不過，我與多位議員在審議法案時均質疑，為何《條例草案》要訂明一旦有關律政人員離開政府，他們的資深大律師名銜便要取消。既然他們已獲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確認擁有擔任資深大律師所需要的資歷、知識和聲望，為何他們一旦離開政府便要被取消有關名銜，就像這些資歷、知識和資格突然全沒了呢？當局解釋，政府無意透過今次修例改變私人執業市場上律師與大律師的劃分，同時為避免引起市民混淆，不容許已轉為私人執業事務律師的前律政人員繼續保留資深大律師的名銜。但是，我估計另一個原因在於今次修例的原意是幫助律政司挽留人才，如果容許律政人員離職後保留資深大律師的名銜，便會失去這個作用，但政府一直也不肯承認這一點。在審議法案期間，有多位本身來自法律界的議員均要求政府檢視現行的法律專業制度，包括律師與大律師的劃分、兩者的專業及操守水平的監管，以及有關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即香港律師會及香港大律師公會——日趨政治化的問題。律師會剛於昨晚進行改選。特首已說了，如果將來律師會由一個專業團體演變成一個政治團體，政府不排除會像對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般，終止與律師會的工作關係。對於大律師公會，不少人也覺得，他們好像很久前已變成一個政治團體，但至今不見政府有採取任何行動。代理主席，作為一位專業人員及專業界別的立法會代表，我一向支持及尊重專業自主的原則，但專業自主和自我監管不等於"冇皇管"。如果有專業團體偏離專業原則，變成政治團體，甚至變成鼓吹違法暴力、反中亂港的組織，或者如果有專業團體明顯處事不公、有法不依、搞小圈子，公然縱容、包庇業內的害群之馬，或打壓一些持不同意見和立場的守法會員，政府便有需要跟進和介入，而不應把專業自主當成不作為的藉口。日前，我剛申請了在立法會提出質詢，指出由2014年的違法佔中以至最近兩年的"黑暴"事件，有不少專業人士——包括社工、醫生、護士、律師、大律師，甚至是資深大律師——因為參與違法活動而被定罪，部分人更要被判監，但鮮有聽聞相關專業團體有對這些違法的專業人士採取紀律行動，例如作出譴責，以至吊銷他們的專業註冊和執業資格。相反，大家也會記得，早幾年，有一位建制派的大律師因為在公開場合說過一句粗口，就被大律師公會裁定他令公會聲譽受損，罰他停牌一個月。但是，對於早前多位被定罪及判監的"攬炒派"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卻好像不見有同等的行動。我和很多市民也想知道原因，亦想知道政府有否做過任何行動跟進，還是任由這些不公平、不公道、有損香港專業界聲譽的事件繼續出現呢？無論如何，今次修例始終有助減少現時法律界的不公平現象，因此我也是會支持的。希望特區政府——尤其是律政司——能夠展現更擔當有為的態度，不要遇難避事，要切實全面地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包括就有關國家安全事宜，加強對各個社會團體和專業團體的監督指導，以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香港特區可以長治久安。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的二讀。代理主席，這項《條例草案》是關於在律政司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可以透過這次修例，獲資格申請資深大律師的頭銜。根據我們行內的處理方式，其實大律師才有資格申請成為資深大律師，現在經過修例後，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也有資格申請成為資深大律師。事實上，在律政人員中，我相信很多事務律師也具有十分豐富的訟辯經驗，而且他們的專業水平亦很高，其實他們絕對有資格申請成為資深大律師。這次修例，我認為是公道的安排。對於律政司採用這種方式，希望挽留部門內的人才，我也可以理解。不過，代理主席，我要在此提出一些觀點。在這次《條例草案》的整項審議或諮詢過程中，我留意到大律師公會表明反對，並在反對期間嘗試貶低事務律師，甚至暗示事務律師如果做到資深大律師便是次一等。這類觀點實在令人反感，就正如大律師公會長期"掛羊頭，賣狗肉"，不搞專業，只搞政治一樣，令公眾覺得非常反感。

這一點非常重要，我曾在法案委員會提到要明確肯定究竟哪個專業團體會對該等人士作出專業的監管，而政府的答覆十分明確，表示會由律師會對該等人士作出專業操守的監管，這亦是需要重點釐清的事。

其實我們曾提出意見，希望政府可以留意，我希望政府未來可以繼續觀察實施後的情況，例如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在申請成為資深大律師後，會否選擇沿用舊有方式來處理此事，例如他寧願放棄一些工作或請假，重新投入training，然後取得大律師的資格。

可以的話，為他們提供永久性的安排，也是一件好事。當然，我們留意到在這階段，律政司還是決定採用現時的安排，即資深大律師的頭銜在有關人士離任後便會收回。

藉着今天的機會，我想說的是，這次修例，我認為是公平、公道的安排。任職律政人員的事務律師其實具有豐富的訟辯經驗，專業水平優秀，其實他們有資格申請獲取資深大律師的頭銜。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看這件事，我覺得這才是專業、公道的處理，不要聽取某些人或大律師公會代表的胡言亂語，借助某些說話來貶低事務律師，令人覺得事務律師沒有訟辯能力，我認為這些借故貶低整個事務律師界別的說話真的令人反感，這一點也是有需要澄清的。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現時在香港社會，即使問社會大眾：律師、大律師和資深大律師之間的分別，其實不是每一個人都說得出。我在社區工作都有相當長時間，由20幾年前我成為律師到今日，其實老百姓還在問我：究竟律師與大律師之間有甚麼分別？是否大律師較律師高或大呢？很多人都問："張議員，你何時可以升級做大律師？"20年前與20年後都有人問相同的問題，所以可見老百姓不太弄得清楚這幾個詞之間的關係。當然，對我來說，我會形容事務律師就好像普通的診所醫生，無論大病、小病，傷風感冒也好，嚴重的疾病也好，通常第一個找的就是普通科醫生，這就有如事務律師。如果涉及到特別是一些與訟務、訴訟或法庭打官司有關的事宜，事務律師很多時候就會將個案再轉介大律師，就等於普通診所醫生都會找專科醫生處理特別情況。

記得我當年入行時，有一些剛大學畢業......修畢法律課程後，我也有同學考入了律政司。他沒有私人執業，在律政司實習，在律政司繼續做律政人員。我記得當時這位同學是用事務律師的途徑加入律政司，但加入幾年之後，我們有次聊天的時候他對我說，他加入後，每一日他做的工作就是在法庭——特別是區域法院——打官司，每一日也在打官司，與其他在外面私人執業大律師的同學一樣，他們每日都在法庭相遇。他的工作與私人執業的大律師的工作，性質上可以說是沒有分別。但卻因為律政司的系統與私人執業有所不同，無論是有事務律師或大律師的背景——加入後也視乎被派到哪個部門、做甚麼工作——即使是有事務律師的背景，加入後如果被安排做訟務的工作，其實就有如大律師的工作。這亦說出了，入行的時候，究竟我們是事務大律師還是訟務大律師，其實是我們的選擇；即究竟想做普通醫生，即普通門診醫生，還是專科醫生，這並不代表他們在能力上有所差異，只是他們之後在執業上的發展道路有自己的選擇。正如我剛才所說，我這位同學的經驗非常豐富，但的確在現行的制度裏，無論他打官司多麼優秀，無論行家如何稱頌他，法官如何讚許他或大家認同他也好，他也沒有途徑可以成為資深大律師。但是，與我們同期加入律政司但有大律師背景的同袍就可能成為資深大律師——雖然他們做相同的工作。

當然，我認為這的確是針對現時系統不同造成的一些不公平的問題，希望透過《條例草案》解決。當然，有人會說現時這樣做，一個事務律師，給予他資深大律師的名銜，會否有不公平？《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政府當局曾指出，又或是官方提供的文件都清楚指出，《條例草案》是讓非大律師的律政人員有資格獲考慮——"獲考慮"——被委任為資深大律師。"獲考慮"的意思是甚麼？就是說這些人士其實與現在的大律師，又或屬於大律師的律政人員一樣，同樣需要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諮詢香港大律師公會的執行委員會主席及香港律師會會長後，並要符合相同的資格規定，才可被認許成為資深大律師。所以，可以說，在能力和質素方面，肯定是有一致的標準，質素是有保證的。在這方面，我認為我們不需要擔心在今次的條例修訂後，會令人擔心非大律師律政人員在能力上會否有所不同。

當然我相信今次政府當局在考慮時，正如他們在法案委員會的答覆，我想，第一，他們不希望有關人士離職後在外面轉為私人執業時會有所混淆，因為有關人士始終是事務律師背景，與其他的私人事務律師背景一樣，但他離職後在外執業仍是資深大律師的身份，會否令大家擔心或有混淆，或令私人執業的大律師有更多質疑的意見。這點我是明白的，即我明白今次這一項修訂的用意。

當然，他們留在律政司便可以使用這身份，而從未想離職到外謀生，一直想着成為律政人員是為了秉持公義的心。如果他們的心態是這樣，這便是挽留人才，很肯定，因為他們的能力受到認同。但對於另一些人，如果他們是想在律政司工作一段時間後便往外闖，而如能帶着資深大律師的資格往外闖，便會更容易。所以，其實很視乎那名律政人員本身的心態。

所以，《條例草案》所說，這並非政策的目標，我是明白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如果他們是想工作到某天，因種種原因而想離開律政司到外私人執業，並同時想保留資深大律師的身份，其實他們當初在律政司擔任律政人員的期間，可能選擇現時原有的途徑，即是說完成短期的大律師實習，獲得大律師資格，成為資深大律師，這樣在外面便仍能保留身份。所以，就此，我認為大家不需要替律政人員擔心。我想每個人也有其不同的志向，會選擇適合自己的方法。今次修例可以解決制度中一直以來一個不公平的地方。

多謝代理主席。

這完全與一個人的能力和經驗脫勾，純粹由於我們在傳統上有一些死板的分野，令我們整個行業完全跟隨英國，而其他地方已經不跟隨這做法，英國本身亦已越來越淡化這種分別時，香港仍然非常保守，這方面是需要改革的，特別是隨着香港現在脫離了普通法......對不起，是脫離了英國殖民地體系，走得越來越遠，並且與國內的體制開始有越來越多接觸時，在事務上、服務上或經濟上，我們將來可能會有很多大灣區的服務，那便更不應硬要抓着"假髮"和以往的傳統不放，死也不肯改革，這對香港整個法律行業並無好處。我這次當然會支持《條例草案》，因為我明白律政司的苦衷，但事實上，在邏輯方面有很多犯駁的地方，例如為何頭銜只可以在律政司內使用？

最新的例子當然不是法律界，而是整個行政體系，以往說文官才能出任政務司司長，誰說的？其實這些傳統全部都可以改，可以隨着時勢而改。所以，我希望在這種趨勢下，我們不要過分介懷帶甚麼帽、叫甚麼稱呼，因為我們國家主席若要找人上位，武官也可以照上，甚至做CE也沒所謂。

我們不知道，請調查一下。

這種文化是需要檢視的。

同樣道理，雖然我們的律師會這次勉強地沒有變天的風險，但事實上，律政司在同一個法律行業，其實也要了解一下究竟長遠而言，我們是否應該收回監管權。正如會計師，越來越多人清楚知道我們正在推動的一項bill，就是在監管上多做一些工夫，因為全世界的潮流，不論是法律界或其他專業界別，均越來越趨向由有更多公眾參與的公共機構負責監管發牌和審議工作，長遠來說，這可能是需要發展的方向。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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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如果沒有，現在進行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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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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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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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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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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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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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

政府建議按兩種模式收費，分別為按預繳式指定垃圾袋或指定標籤收費，以及按廢物重量徵收"入閘費"，收費模式視乎廢物收集服務類別而定。委員普遍不反對推行收費計劃。政府原本建議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及正式實施收費計劃前，設立12至18個月的準備期，讓政府、不同持份者和市民大眾有時間為落實收費做好準備。委員認為，市民可能需要較長時間適應新收費，以及將減廢習慣融入日常生活。因應委員的意見，政府同意將準備期改為至少18個月，並會密切留意不同持份者的準備程度及社會情況，特別是疫情後的經濟復蘇進度等；如有需要，政府會適當延長準備期。為了讓市民培養使用指定垃圾袋妥善棄置廢物的習慣，政府亦會考慮在法例生效初期免費提供指定垃圾袋。《條例草案》訂明有關強制使用指定垃圾袋或指定標籤的新增罪行。委員關注前線清潔人員在工作期間擺放和運送違規廢物，或會對他們造成法律風險，因此促請政府提供指引，讓前線清潔人員了解收費計劃的規定和他們本身的責任。

政府亦提出修正案，使有關罪行及豁免的條文更清晰易明，包括把食物環境衞生署和私營廢物收集商就收集住用處所都市固體廢物的安排劃一，使兩者的壓縮型垃圾車均可接收以指定垃圾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的都市固體廢物。

政府當局表示，一般而言，政府僱員須遵守公務員隊伍的各項守則及規例，政府亦有既定機制處理公務員隊伍的紀律事宜。視乎違反規定的情況，違規者會接受不同程度的紀律處分，可能較擬議第20L條下的罰則更具阻嚇力。政府強調，收費計劃的主要目的在於推動各界改變行為，而非單純懲罰違規行為。另一方面，為使運作上留有彈性，有需要容許政府僱用的廢物處理員在緊急或特別情況下，在某些執法地點棄置違規廢物，因此擬議第20L條並不適用於政府僱用的廢物處理員。政府亦確認，有關條文並不抵觸《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所規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權利。鑒於現時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仍然嚴重，法案委員會非常關注在推行收費計劃後，部分市民或會規避使用指定垃圾袋或指定標籤而非法棄置都市固體廢物，令環境衞生問題惡化。委員亦關注不同政府部門在處理環境衞生問題時，權責是否清晰，以及能否有效執法。政府當局表示，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會在環境保護署轄下設立減少都市固體廢物辦公室，以協調各部門實施收費計劃的工作及執法行動。當局會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在非法棄置廢物的黑點採取執法行動。部分委員關注實施收費計劃對不同行業的影響，例如餐飲業界或會因處理廚餘而增加開支。委員要求政府向業界提供相關支援，以及將免費收集廚餘服務擴展至住宅。政府表示，現時已經開始推展廚餘回收先導計劃，按照擴大廚餘回收設施的進度，陸續為不同機構場所安排免費收集廚餘。政府計劃在實施收費計劃後，陸續安排免費收集餐飲業界妥善分類出來的廚餘，再運送至廚餘回收設施。換言之，如果餐飲業界能夠妥善進行廚餘分類，這些送往回收設施的廚餘，日後便無須按收費計劃支付費用。政府亦計劃日後將免費收集廚餘服務擴展至住宅。委員促請政府加強源頭減廢及資源回收的工作，並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加強監察回收桶及可循環再造物料收集點的環境衞生，以及相關外判服務的成效。委員亦建議政府與商界合作，在超級市場和便利店提供資源回收設施及設立獎勵計劃，以及研究如何鼓勵在新建及現有住用處所設立資源回收設施等。政府當局察悉委員的意見。法案委員會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對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代理主席，以下我會就自由黨對《條例草案》的意見發言。香港土地短缺，難有空間再進一步擴大堆填區，但都市固體廢物仍然不斷增加。為紓緩堆填區爆滿的危機，政府提出《條例草案》，希望透過一項收費措施改變市民棄置垃圾的習慣。自由黨從來不支持寓禁於徵，但政府往往認為這是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正如今年的財政預算案，為紓緩交通擠塞的問題，政府建議增加汽車首次登記稅及牌照費，以控制私家車數目的增長。但是，根據過往的經臉，加稅只能收一時之效，最終車輛登記數目仍然持續增加，要買車的依然買車，塞車情況未見改善，只是增加車主的負擔。而政府提出廢物徵費，如果沒有其他措施配合的話，徵費的效果亦只會是短暫，最終甚至適得其反，因為徵費或會帶出一個錯誤信息，令市民誤以為付了錢就是盡了環保責任，最終還是未能達到減廢目的。要減少都市固體廢物，政府應該從源頭開始，透過宣傳教育及經濟誘因，推動市民減廢及回收，自發地改變生活中廢物棄置的習慣，並且配合完善的循環再造產業鏈，才能有效達至減廢目的，而非動不動就透過徵費或者一些擾民的行政手段去減少廢物，以推動環保。但過去多年，政府在推動減廢方面的力度一直未如理想。2013年5月發表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提到將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由2011年每日1.27公斤減少四成至2022年的0.8公斤或以下，但是，2019年的人均棄置量不單沒有下跌，更反升至1.47公斤。為支援回收業，政府自2015年起推出10億元回收基金。雖然超過一半的基金已經批出，但政府只給予財政支援並不足以解決業界面對的挑戰。現時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大約只有三成，可見回收企業面對的問題之一就是回收量不足。今次都市固體廢物徵費不包括化學廢物，但從今早我提出有關回收廢鉛酸電池問題的質詢，就可知道現時政府對回收業的支援極度不足。本港已設有可做到八成廢物回收再用的廢鉛酸電池回收廠，但只能從市場上每年產生達38,000公噸的廢鉛酸電池中回收到1,000公噸，另有接近7,000公噸出口至南韓，其他則不知去向。另外，廢輪胎非法棄置或處理的問題亦非常嚴重，因其循環再造的產品未能廣泛應用。雖然市場上有將廢輪胎加入瀝青製成鋪路物料，據稱可降低路面噪音，但不太耐用，因此，政府在使用這些產品方面並不積極。為達到在2021年2月公布《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時所說"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的願景，並落實把回收率大幅提升至55%，政府必須有強而有力的回收再造政策，否則只會浪費現有的循環再造產業鏈。代理主席，《條例草案》於2018年11月提交立法會。自由黨對於當時提交的《條例草案》，無論在實行或執法上均存有很多疑問，因為當中有很多細節都是不清不楚、模棱兩可，亦容易令人誤墮法網。不論是一位好心市民或清潔工人，把沒有使用指定袋或標籤的廢物拿去棄置的話，隨時都會被視作違法。作為負責任的議員，我們不可以讓一項含糊不清的《條例草案》草率落實。因此，在審議階段，自由黨議員一直就《條例草案》內有問題的條文——特別是如何界定一些可能發生的情景是否違法——向政府提出質詢，但可惜政府一直沒有明確的答案。及後，由於2019年的"黑暴"及2020年開始的新冠狀病毒病疫情引致經濟下滑，各行各業均面對不同程度的經營困難，失業率高企，基層市民苦不堪言，如果在當刻推出垃圾徵費，相信市民一定不同意，故此，政府最終順應民意，押後實施日期，這確是一項德政。另外，飲食業界對處理廚餘要另加徵費亦有很大意見，因為飲食業界已有很多不同的徵費，如污水、廢食油的回收及處理等。現時政府為了達到廚餘分類的有效落實，以及為政府的廚餘處理廠有足夠的廚餘進行轉廢為能的工作，決定經妥善分類的廚餘由政府車隊免費負責回收，這絕對是一個多贏的方案，是值得支持的。隨着立法會因疫情關係讓議員的任期延長一年，原以為不能夠完成的審議工作得以重啟。雖然審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在新一個立法年度有所改變，有委員退出，亦有新委員加入，但大家很合理地只用了兩個會議就《條例草案》作最後政策上的提問，便開始進行逐條審議的工作。其間，為了加快《條例草案》的審議，我安排了一個非正式會議，讓各黨派議員就《條例草案》所關注的事情與政府坦誠溝通，然後再經過4輪工作會議，對原有條文進行商討。我多謝政府聆聽議員的意見，亦接納了自由黨的不少建議，並就《條例草案》作進一步修訂。直到今日，《條例草案》終於能夠在立法會進行二讀。代理主席，自由黨認為政府必須加大力度，做好減廢及回收的工作。對於政府的"綠在區區"回收點，並配合"綠綠賞"電子積分計劃，自由黨絕對支持。市民遞交乾淨的回收物品後，可透過賺取積分兌換生活用品，這正正是一個有效的鼓勵方法，希望藉此改變市民隨意棄置垃圾的行為。為了提高整體的回收率，除了增加更多回收點及加強回收網絡之外，政府亦應考慮增加可回收物品的種類。至於現時設置的廢物分類回收桶，隨着社會的環保意識加強，回收桶的回收量必定有所增加。在一些人口較密集的地方，回收桶已經常出現爆滿的情況，甚至需要擺放到回收桶的頂部及四周，影響環境衞生。因此，政府應因應各區的需求，調整回收桶的容量及增加營辦商的回收次數。事實上，如果回收率能夠提高，回收量達至一定的經濟規模，循環再造產業鏈自然能夠得以持續發展。為免政府匆匆上馬，自由黨要求政府在落實推行《條例草案》前，必須先向立法會交代有關實施都市固體廢物徵費的準備工作進度，經評估當時的經濟環境，以及市民和各持份者對《條例草案》運作的熟悉程度，才正式落實《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連我有多年立法會經驗的議員也認為有困難，業界和普通市民根本難以理解。甚麼指定垃圾車、指定人員等，寫得複雜，讓大眾很容易因為掉垃圾誤墮法網。所以，當時我與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提出不如修改它，例如我和行會數位同事湯家驊議員及廖長江議員一起幫當局看看、修改後才提交立法會，但局長卻拒絕，更一字不改直接將原文提交立法會，結果不出我所料，很多同事都於會上提出疑問，導致審議效率極低。上年我以為《條例草案》會胎死腹中，但立法會會期因疫情而延長1年，我們多了時間做事。不過，上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出現第四波疫情，數次會議未有舉行，官員又不停地帶我"遊花園"，他不知道他們不是在民政事務局裏工作。所以，我很感謝Bills Committee主席易志明議員，他作出一項很突破的決定以加快審議過程。

所以，當時我們看到審議過程不理想，易志明議員便決定與各政黨和環境局開會，關上門問清楚我們想知道的事。在兩次分別於今年3月底和5月工作層面上的會面交流期間，議員不用在議會提問3分鐘，官員又"hea"3分鐘，得以有效率地處理我們看不懂的問題。結果，6月21日，局方向立法會提交修正案，列明在這項條例實施初期為餐飲業安排免費收集分類廚餘服務，再運送至廚餘回收設施處理，業界無須支付費用等。6月25日，法案委員會再次開會，花了兩小時便完成逐項審議。其實，我們在這數個月期間一直工作，今天便可趕及在會期結束前提交大會，效率極高。當然，我知道有些同事不喜歡這種做事方式、方法，與政府開會，認為市民看不到議員工作的過程。我亦尊重大家有不同看法，因為自由黨也是"戇戇居居"、"蠢蠢地"，我們做事只講求效率。所以，我明白如《條例草案》待下個新會期才提交立法會，一定會影響減廢的成效，只是局方不明白，打算草草了事，又胡亂扣人帽子指人"拉布"，實際上卻甚麼也不想，便可以閉上眼睛等待《條例草案》通過。所以，我們認同與政府建立有效率的溝通方法是很重要的，反而市民未必需要理會我們審議條例的過程。重要的是，他們知道日後自己要付錢買膠袋掉垃圾，而議員有責任弄清楚法例細節，釐清政府的立法原意，確保法例不會導致市民和業界誤墮法網。所以，我們支持當有一些具爭議性而議員同事會有很多意見的法例時，舉行閉門會議，讓議員可以直接向官員提問，不用"遊來遊去"。順帶一提，我想告訴現時很多不同的政策局負責處理法例的同事，如果他們想盡快通過條例，便請他們於立法會法案委員會上有問必答，請精準和直接，例如現時運輸及房屋局的"劏房"Bill、食物及衞生局的電子煙Bill，不要經常帶我們"遊花園"。代理主席，回想當年我從政的原因，是看不過眼政府要徵收工商業污水附加費。當時沒有飲食業代表為業界發聲，導致業界要承擔超過八成的費用。

這20多年來，我不停與環保局對着幹。時至今日，垃圾徵費、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以至"走塑"，我也覺得徵費是環境局一貫顯示其存在價值的招數，因為徵費最方便、最容易"交差"，讓公眾感覺到環境局有做事。當局有時又在所謂諮詢文件問一些"阿媽是否女人"的問題——"你是否支持不使用發泡膠"，而不交代市民要承擔多少費用、多少成本，然後一味只關心在立法會數夠票，說"我有多少人支持"，不理會市民是否明白要付多少費用，"過了海便是神仙"。其實環保的事沒有人會不支持，環境局便大條道理站在道德高地，以為數夠票就可以。我最不滿意環境局這種態度，所以我一直都要為業界和市民據理力爭，絕對不是為反而反，我只是不想當年的工商業污水附加費和排污費的歷史重演。當然，過往的反對派議員——現時很多都不在這裏——他們以為支持垃圾徵費就等於支持環保，只懂站在道德高地，完全忽略《條例草案》的行文細節，使環境局一度以為數夠票就可通過，結果證明是大錯特錯，因為魔鬼在細節中。作為負責任的議員必須提出，以及要求官員解釋清楚。最後，環境局有一件事到現在仍未正式向議員交代。

局長，我可以告訴你，過往我也看到當你擬開設職位，我們問你為何要開設時，或者問局長為何要開設，他便表示："法例是你訂立的，為何你當時不問我們呢？"這次我問了很多次，而特首早前說，在現時的經濟下，她不贊成再開設新職位。我希望你在這項條例制定後，究竟要加多少人，涉及增設多少職位......我向局長預告，下屆立法會我未必在這裏，但自由黨一定會在這裏，繼續跟進你開設職位的事宜，開一個，我們便問一個。我們不會退縮，亦不會忘記提醒你們，你當時對我們的承諾。代理主席，我會於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再批評環境局的所謂環保政策，我謹此發言。

代理主席，我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發言，支持政府的法案和修正案。代理主席，民建聯一直都支持污者自付，故此我們從來也沒有反對廢物徵費。

因此，我一直認為廢物收費是其中一個可行方法，可以做到源頭減廢、分類回收及循環再造。當政府提交這項法案時，其實跟所有環保組織及支持環保的市民一樣，我們都是十分期待和振奮，希望可以做得好。不過，在《條例草案》提交時，我最關心的其實是如何執行，而在法案委員會會議初期，我亦感到政府在回答我們的質詢上其實準備不充足，亦非常不成熟和草率。代理主席，如果我今時今日並非一名立法會議員，而仍然是一個環保組織的負責人的話，我會義無反顧，甚麼也不用問，一定會舉手舉腳支持《條例草案》。不過，代理主席，我已當了兩屆區議員，現在也當了兩屆立法會議員，我很明白每項法例的細節和執行方法絕對會影響該法例能否成功落實執行，以及很多市民的生活。好的法案當然是德政，可以惠民，但如果做得不好，在執行細節上考慮得不清楚的話，就會擾民和帶來很大困擾。因此，當我今天的身份是立法會議員，我當然有責任替市民問清問楚，特別是在執行細節上，一定需要問得很清楚。我們其實關心甚麼執行細節呢？我們關心的是如何能真正執行得到。我們早前就很關心衞生和環境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在地區工作上經常面對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不斷追問，一直在追政府。大家也知道，政府過去多年也有推動所謂減廢的工作，但減廢目標其實一直未能達到。現時的回收率只有29%，人均垃圾生產量，現在每天達1.47公斤，所以對於政府早前表示會推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我當然支持。當中提及全民減廢、資源循環及零廢堆填，這些都是我特別關心的，因為將軍澳堆填區及其他堆填區的問題一直困擾很多市民。我們當然不希望再擴展堆填區，或所有廢物不管甚麼也全部送去堆填區。因此，當政府提出推行廢物徵費時，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但問題在於如何執行，如何在執行上不擾民，並確保所有政府部門也協調。我早前已舉出多個例子，政府在2005年推出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鼓勵建築廢物生產者減少產生廢物，並把廢物分類、再用和循環再造。不過，我們看到的是，有一些廢物是可以回收的，但很多建築廢物均被非法棄置，在各區出現很多衞生黑點，無論是路邊、天台或鄉郊，也有這些建築廢物黑點。我經常也提到我跟進的大水坑廢物收集站，那是超過10年的衞生黑點。我投訴了10年——現在已不止10年，是12年，代理主席——我投訴了12年，但12年都仍是黑點，其間也試過很多方法。當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時，因為我在那裏提出，所以局方立即回應，會一併找跨部門安裝CCTV。不過，環境保護署安裝了CCTV後，原來食物環境衞生署卻不可以分享使用，而食環署表示，如果他們要安裝，則須經區議會，又要再申請。由此可見，處理這些非法棄置的情況是跨部門的工作，既牽涉環保、衞生，又牽涉街道管理，權責則歸屬不同部門，所以執法出現大混亂，弄來弄去也處理不好。藉着局長今天在席，我想告訴他，大水坑那個黑點，今天仍然有問題，仍然未能完全解決。當我們知道有那麼多衞生黑點，也知道香港有超過5,000棟"三無大廈"，由於那些大廈欠缺統籌角色協助推行和落實政策，當局如何處理呢？屆時推行廢物徵費後，會否所有天井、後梯......我們上次巡視"劏房"時，也看到後樓梯堆滿廢物，屆時又會怎樣呢？這是我們相當憂慮和擔心的。再者，代理主席，我這幾年一直跟進地區的環境衞生和老鼠為患的問題。我們亦指出，現在鼠患問題真是十分嚴重，經常有居民投訴老鼠入屋、老鼠比貓還要大，周圍越來越多老鼠，這問題根本至今仍未能解決。現在非法棄置垃圾以建築廢料為主，我們十分擔心，在實施廢物徵費後，會否連有大量食物的家居廢物也被非法棄置，會否產生更多衞生和老鼠問題，令問題更加嚴重？

政府也提出了很多善用科技、改善問題的方法，包括在捉老鼠、處理衞生黑點或非法棄置方面。當然，今天問題尚未解決，但我看到政府在這方面已下了工夫和努力。

究竟在鄉郊、舊樓等地方如何執法呢？未來會否善用更多科技呢？我認為我們仍要繼續督促政府，要求政府做好這方面。再者，我之前曾詢問物管公司、清潔公司等，他們也表示政府未有向他們講解未來會如何執法，以及在指引和培訓上如何做好，我們是有這方面的要求的。有很多市民問我，民建聯是否不支持這項法例，我們是否"拉布"，我想告訴大家，我是其中一位十分、十分希望這項法例盡快通過的議員，我怎會"拉布"呢？我的目的是想這項法例做得好、落實得好，而並非不要這項法例。當然，我認為政府一直以來的答案都是重重複複，未能完整解答議員提出的問題，但我們今次有一個契機，便是立法會任期延長了一年。這段時間十分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易志明議員幫忙line up，跟政府再詳細討論。如果問我今天是否十分有信心，政府在執行上會做得很好，代理主席，我真的不是有非常充足的信心。不過，因為政府已經承諾會有18個月適應期，我希望在這段時間，政府真的可以加緊抓緊時間，完善配套工作，令整項法例將來執行時，可以令我們有信心。此外，當局已經承諾將來會再回來立法會，在18個月後，再告訴我們準備情況和如何執法等，待我們掌握整個狀況後，在得到立法會的同意下，再決定《條例草案》的生效日期。代理主席，現在的經濟環境仍然差，我們希望政府向特定對象、有需要的群眾和市民提供可能是一年的時限，免費派發膠袋，讓他們適應和嘗試，然後逐步落實。至於如何派發，我想我們可以容後再詳細商議。代理主席，總體而言，我們支持《條例草案》，但我十分希望政府在未來嚴謹、謹慎地執行《條例草案》，令我們能夠真正解決現在數個涉及廢物的問題，真的做到源頭減廢、分類回收、循環再造。

代理主席，剛才很多同事都說這法案已審議多時，終於今日可以來到大會三讀。我忽發奇想，如果這一刻是"35+"的議會，這法案有否機會提上來討論？有否機會通過？

亦慶幸有延任一年的時間，可以令到這法案回來大會，實在是萬幸。代理主席，都市固體廢物徵費其實不是遲了幾年，而是遲了超過20年，因為大家看鄰近地區，無論是日本、南韓、台灣，當大家都覺得這些地方做得似模似樣、井井有條時，其實別人是早過我們幾十年就已經起步。這些地方的經驗告訴我們，徵費提供了一個誘因，而實際上減廢是要靠分類。當然，大家聽到很多廣告都還是說"揼少啲慳多啲"，背後其實還有一句，就是"請你多做分類"。但是，一些人會駁斥說只要從非法途徑丟棄廢物，便可以"慳多啲"。所以，我們早前曾與其他議員同事進行交流，究竟我們為何要做環保？為何要減少廢物？為何要善用資源？

但是，我要強調，如果從利益出發的話，有人便會問，我們現在要多付金錢去減廢，要多做工夫，亦要花費更多的時間，這還可以說是利益嗎？所以，我反而要強調的是，我們應該在未來要多強調每個人的公民責任，也是作為地球一種生物或人類的一種責任，而這責任就是要減害。

如果不是從一個減害的角度出發，其實很難遊說所有人或多些人去做。事實上，減害的工作不單對地球減害，還包括對有限的資源減害，對下一代減害等。所以，能夠把這目標說得更理直氣壯，我認為是有必要的。代理主席，看回香港，現實是土地十分珍貴，寸金尺土，如果用作堆填，值不值得呢？

部門曾經提過"轉廢為能"，意思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焚化爐。兩星期前，我們環境事務委員會的委員看了不少的回收場，其中一個是做淤泥焚化，而這個T.PARK的確提供了一個不錯的環境，如果不是疫情影響，它開放時是排長龍的，但現在由於疫情影響則沒有人用。可是，這便有一個問題，焚化爐是需要的，每個地方都有，但我們要確保焚化的物料是不可回收的物料，不能夠是一些可以回收或還有價值的物料，我覺得這條底線是要守護的。另外牽涉的就是廢物出路的問題，因為很多參與這個法案委員會的同事都曾提出，當實施垃圾徵費，加強分類工作之後，理論上收回的都市固體廢物種類會增多，數量也會增多，究竟部門是否有適當的方法去處理呢？當然，大家都認同，最理想的方法就是本地處理，本地處理無須再增加排放和污染，亦對其他地方減少負面影響，不是有錢便可將垃圾推到其他人的地方。所以，這牽涉的下一個問題是，在處理都市固體廢物方面，究竟我們是用甚麼思維呢？

一定是沒錢賺的，還要"倒貼"，不符合經濟效益，做不做呢？如果大家還是停留在這個問題上，便已經說明我們未夠決心去解決都市固體廢物的問題，因為當大家還是用錢衡量環保的時候，其實永遠都沒有答案，反而我們應該要搞清楚這是我們的責任，即使貼錢都要做。當然，要做到本地處理，便要搞好科研，要投入多一點，研究如何令我們能夠在本地重用這些我們自己製造的廢物。問題在於我們投放到科研的資源有多少、成效有多少。除了科研可以帶動就業之外，前線的回收再造都能夠提供就業崗位，這亦是我們香港工會聯合會很強調須帶動一個"綠領"工業或"綠領"就業的方向。代理主席，2019年，上海實施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一年後，上海的垃圾填埋率已經由四成四下降至6.3%，大大減少了堆填的需求，這亦作為我們很好的參考。

這數字都算驚人，亦需要處理。所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落實，我希望能夠起到應有的作用。對於法案要求的18個月準備期，我們認為是合適的，因為觀乎周邊鄰近的地方，事實上，任何地方都沒有一蹴而就的成效，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奮鬥，因為這項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法案不是"埋門一腳"，即不是在龍門前踢一腳，而是剛剛"開波"，在固體廢物的處理上剛剛"開波"。正如我小時候很喜歡看的《足球小將》一樣，他"扭"一個波，由中場"扭"到龍門都要數集的時間，射一球波也要數集的時間。

當然，這一集是很重要的，能夠先"開波"，之後的過程，我相信還是要很多熱血的市民、公眾一齊參與，去克服不同的困難，然後才達到我們的目的。習主席在2018年的新春賀辭中很強調幸福是要奮鬥出來的。我相信，要減少廢物及做好垃圾分類，都是要大家一齊努力及奮鬥，才可以做到減排的作用。

代理主席，過去30年，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總量增加68%，遠遠超過同期人口增長的32%，人均棄置量亦高於其他主要城市。

《條例草案》於去年7月原訂立法會會期終結前，已進行了兩年的審議工作，及後在現屆立法會延任後，重新成立法案委員會再度審議。在法案委員會上，不同委員皆清楚表達了各項關注點，亦提出了不同的質問。政府最終亦採納了我認為是法案委員會最主要的意見，就是讓市民有18個月的適應期，而且政府亦答應會視乎實際執行情況，如果有需要，將會把過渡期再延長。因此，整體而言，我會支持《條例草案》。在擬議新法例下，市民日後要拋棄家居固體廢物，就必須使用指定的垃圾袋包妥，才能夠棄置在垃圾車、垃圾收集站或指明桶箱。這類指定垃圾袋將來可以在超級市場、便利店、油站和郵局購買，鄉郊地區亦會設置售賣機，方便市民購買。可以說，只要大家願意付費購買垃圾袋，也極為方便。至於指定垃圾袋的收費，在實施首3年，政府估計一個三人家庭每月所需的費用介乎33元至51元，較大型而無法放入指定垃圾袋的垃圾，則需要貼上指定標籤，劃一收費11元。收費標準屬於高或低是見仁見智，所以更加需要提供足夠彈性，特別是當經濟不景時，會否加重了市民的財政壓力呢？政府回應了法案委員會的關注，在推出時會有兩項措施減少新法例帶來的衝擊。首先，政府會向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人提供財政援助。現時超過六成綜援受助人居於公屋，以一個三人家庭為例，每月約有30元的額外津貼額。其次，政府亦答應研究在過渡期向市民提供指定垃圾袋。一般而言，現時部分公屋大廈及私人屋苑也有提供免費垃圾袋。當新法例實施後，政府可以透過屋邨辦事處或管理公司，每個月在每幢大廈向居民發放一定數量的垃圾袋。不過，沒有管理公司和法團的大廈仍然是一個盲點，政府應該研究由民政事務署派員或組織義工團隊，關顧這類大廈居民的需要，從而關注"三無大廈"在執行新法例後的情況。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目標是透過徵費減少固體廢物。為了鼓勵市民減少棄置廢物，政府其實應該與管理公司或其他私人機構合作，採用獎勵方式，如果大家減少領用垃圾袋，便可獲回贈日用品，例如毛巾和衞生紙。如果在過渡期內同時推行減廢的獎勵辦法，其實是有助市民加快適應。政府估計住宅樓宇、村屋、地鋪和公共機構收集到的指定垃圾袋，會佔每日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大約八成。在審議《條例草案》時，委員已關注到有可能出現在公眾地方非法棄置垃圾，以逃避徵費的情況，這種行為無疑會令整體減廢政策大打折扣。政府曾經提出會根據物業管理公司及市民的情報及投訴，制訂"違法黑點"名單，但有這種名單出現，便已代表該等地方的衞生情況已經變差。其實，預防黑點出現才是治本的方法。政府應該有足夠的人手編制加強執法。在人手方面，預計有196名非首長級人員支援，以及開設150個非公務員合約職位。換言之，全港18區只有不足400個人手推行計劃，可想而知，當中可"落手落腳"，最終進行巡查的人手，我相信會更少。希望政府將來向立法會匯報進展的時候，可以讓我們看到有足夠的巡查和執法。其實，政府應積極利用科技配合，例如我們經常建議加裝攝錄機，24小時監察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這亦可配合"智慧城市"的發展方向。透過收集、分析廢物處置及回收的大數據，亦可以更快地到位解決執法和及時清理棄置垃圾的問題。代理主席，垃圾徵費只是其中一個減廢的方法，減少垃圾棄置量、增加回收意欲，才是真正的出路。以南韓首爾市為例，1995年推行廢物按量收費及其他的配套措施後，回收率在15年內由29%上升至66%。在1994年至2011年間，人均家庭垃圾棄置量亦從每日1.3公斤降至0.34公斤，減幅達74%。現時，香港的廢物回收情況仍有很大改善空間。舉例來說，日、韓等國家可回收垃圾的分類標準比較細緻及嚴格，塑膠飲品瓶必須將包裝上的商標貼紙撕掉，才可掉進塑料垃圾收集箱；牛奶盒亦需要清洗乾淨並壓平後，才能丟進紙類回收箱。希望在推出這項新法例的同時，政府當局能夠加強公眾教育，讓大眾將垃圾準確分類。廚餘亦是固體廢物的來源之一。現時棄置於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約有三成為廚餘，政府雖然已推行廚餘收集先導計劃，將廚餘轉化為能源；而"惜食香港運動"也提倡從源頭減廢及捐贈食物等，但如何更有效運用廚餘，可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上海市政府將廚餘轉化為有機肥料，再用於種植蔬果分發到居民區，既能回收廚餘又能進行環保教育工作；同時，上海亦開放廚餘處理中心作為環保體驗中心，讓市民親身觀察廚餘如何轉廢為寶。代理主席，這項條例只是解決固體廢物的收費問題，但對於香港的固體廢物處理政策，似乎仍需要一個更仔細的藍圖，才能鼓勵全港市民合力減少耗損地球資源。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就着今天這項垃圾收費的法案，在法案委員會我也多次向局方表達，我個人沒有甚麼特別的看法。

環保措施越多，其實可能要用的錢便越多。

但是，對於某些市民，要額外再增加他的負擔，其實從環保的角度你可能是正確的，但對於他要承擔這些額外的負擔，可能對他來說亦是沉重的。所以，當法例通過後，將來對於一些比較貧苦的朋友，你們會否想到特別的政策來推廣呢？或者由其他做地區工作的政黨、議員，即是民主建港協進聯盟、香港工會聯合會的朋友籌集更多資金，送贈垃圾袋給一些有需要的基層朋友，希望可以減低他們的需求。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我說的是弊處，所以其實很多事情都有利有弊。利處當然是，我相信你的計劃推出後，市民掉垃圾的數量一定會減低，剛剛陳振英議員很好，他做了一個很全面的數據資料搜集，告訴香港市民。

我知道有些朋友一直表示，要多提供誘因，令住戶可以在源頭多做分類，因為我知道局長也有這樣做，例如膠瓶可以有多少毫子等，這些都是誘因，都是一些可以令市民去做的方法。這個垃圾袋徵費其實也是牽涉到錢的誘因，但它是反過來，你可以少付錢去購買膠袋，如果你把垃圾......

日後這些情況將會越來越多。所以，這些問題也是要思考的，因為真正執法時，警察是不會幫忙的，執法也是要靠自己的，對吧？

其實，CSA中的豁免，我是更加支持的，又可以幫助到飲食業界或做生意的朋友。局長，在此我想特別讚賞你一下，就着這項《條例草案》，如果香港人熟悉立法會今年的情況，也會知道現時在立法會最有爭議的兩項法案，第一就是這項垃圾徵費Bill，另一項便是電子煙、加熱煙的Bill，這兩項法案之前在法案委員會都花了很長時間不斷討論，因為有很多爭議問題。

最後，希望這項Bill可以盡快通過，之後希望市民慢慢適應、習慣如何使用這些垃圾袋，以及為垃圾分類，為香港和世界的環保出一分力。

主席，有關垃圾徵費的法案，我在法案委員會開始討論的一刻已明言我會反對。

反對的原則有兩點，第一，香港政府的環保政策的施政理念，其實過去只有一道板斧，也就是透過經濟行為改變市民的習慣，從而達到所謂環保的目的。舉例說，在10年前，大約在2009年實施膠袋稅，我相信大家可能未必記得，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索取膠袋便要付錢，當年這項政策與今天這項政策所推動的背後邏輯是一樣的，透過加重市民處理垃圾的成本，從而達到整體改變我們處理垃圾行為的目的。

因為他們是按數量來說，以當時即10年所處理的膠袋數量是多少噸來計算，甚至每天處理的數量這角度來看，今天看來當然已減少一半，雖然近年說有十噸八噸的回升，很抱歉，我沒有實際的數字，但我印象中大約減少一半，只是這種換算是有局限的，為甚麼？很多環保人士已經指出，政府當年推動膠袋稅時，其實衍生了很多代替品，這些代替品對於我們的環境傷害更大，甚至更長遠。舉例說，環保購物袋好像很環保，但大家不知道的是，原來它所帶來的環境的虛耗可能是同樣尺度。所以，站在第一個原理上，為甚麼我會傾向反對呢？這是因為當中的利與弊是有商榷的，視乎以甚麼指標來衡量而已。第二，這討論其實必然會出現一個問題，便是我今天為何在開始時開宗明義反對的原因。為甚麼10多年來，政府的環保政策都是向小市民開刀，而不正視這並非單純在於消費者、市民是否要負責任，而是我想負更好的責任但我沒有選擇。

因為由始至終，香港政府在制訂政策的過程或在設計之初，根本便是向小市民開刀，僅此而已。生產者的責任呢？供應商的責任呢？連鎖店和大型零售商的責任呢？鮮有提及。

這政策本身必然有政策討論的矛盾，為何他們每次設計時都向市民開刀？

第三是更重要和相對複雜的。所有人也想環保，大家也知道地球有危機，大家也知道香港的環境有問題，這關乎我們的生活質素。但是，在推動環保的同時，卻可能與我們其他的價值觀有所衝突，例如生活上的自由。當我們就垃圾徵費制訂政策的時候，將來不能避免在所謂的垃圾"黑點"、大家的家門前或居所外的走廊會加裝一些攝像鏡頭，對着你的門口拍攝，又例如拍攝原居民村落某個垃圾"黑點"，你丟垃圾就罰你。

代表我們僅餘的生活空間和活動自由被很多視像鏡頭拍攝着。是一個更環保的社會，但同時可能在每時每刻的衣食住行方面放棄我們的自由。

推動環保不一定是錯，但垃圾徵費在設計上是不能避免會加強對我們日常生活的監控，那便不好意思，我只能反對。我用了大概6分鐘說出我的立場和為何我會反對。這可歸納為幾點：苛徵雜稅，向小市民開刀，其次就是以環保為名，但效果卻變成我們損失了生活上僅有的自由空間。那是否值得推行呢？在政策的部分，我在法案委員會已多次指出，現時的設計是會衍生一些我們預料不到的政策問題，即所謂的policy implications，是大家沒有想過會出現的。第一，在實施的過程中，尤其是私人屋苑，必然會出現一種情況，現在的屋苑可能已有，未來可能會更多，就是增加管理費。你扔垃圾的時候，他們要找人監察你有否使用相關的膠袋，又或屋苑如與政府之間有一定的協議，那便以屋苑的名義去處理。當中處理的成本由誰承擔？當然是業主和住戶。私人屋苑增加管理費的名目，在未來的香港會否變成社區內其中一個腐敗板塊呢？你和我也不知道，這也不是環境局的問題，不是由它負責的，但說出來是很荒謬的，是垃圾圍標。

屋苑找來一間公司或甚麼子公司，接着它便以圍標方式承接屋苑的垃圾處理問題，然後增加管理費。

以剛才邵家輝議員列舉的例子來說，大家在生活上會有些成本，我也可能會這樣做，就是把垃圾收藏起來，再走到樓下的領展商場棄置。我每月支付四五十元購買指定的膠袋，如可節省這50元，局長，便已足夠吃一盒叉燒飯。

所以，我會反對這項政策。

主席，根據早前政府推出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中期目標是希望以人均都市棄置量為標準，由去年開始，逐步減少固體廢物約四成，並於同一時間提升回收率至55%。今天，有關《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終於來到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的階段，原則上我是支持《條例草案》的。

我經常看這個問題是魔鬼在細節，執行上每個位均有機會引起市民公憤，更會齊聲反彈。因此，在接下來的發言，我會集中提醒政府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的執行安排，如何能做到以人為本，處理同事擔心而我也擔心的問題。

就是實施垃圾徵費後的執行及落實細節。主席，其實政府已提出，在立法後或《條例草案》通過後，將有18個月的準備期。很多市民也問我，這18個月是如何計算，是以《條例草案》通過後計，即今天通過後的18個月，還是"落地"起計的18個月呢？這些問題，其實市民是會擔心的。此外，很多人問到18個月後去檢討及決定，日後執行的細節、生效日期是怎樣、具體有何看法等。主席，我擔心的是執行困難、執法"甩轆"，這數個字，我相信體現了政府過往在不同方位上經常碰到"好心做壞事"、做完被罵的情況。主席，就垃圾徵費可以遇見的困難，同事已說了。按法例規定，如果不使用指定垃圾袋棄置垃圾，不但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同事不肯上垃圾、不肯收垃圾，從市民的角度來看，他們還要承擔罰則。我相信市民會自律的。不過，老實說，香港甚麼怪現象都有，估不到的情況多的是。我認為各種各樣的方法都總有漏洞。局長，所以我希望......你們經常說可能有機會在生效後，垃圾桶會減少，或者有些不同的措施強迫市民接受，但我認為這個萬萬不能接受。局長，就着怪現象，我相信你都很清楚。傳媒一直以來也有報道，我看到他們很細心地做了一個紀錄表，荃灣舊區的垃圾圍城，而垃圾圍城引起了鼠患四起。另外，最近《東方日報》報道了一個深水埗舊樓的垃圾圍城。舊樓是一個問題，但是局長，我認為新樓或是一些所謂的資助房屋、公屋，在執行上都有這種情況。這種情況就是我常說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執法上總有些漏動。因此，我希望局長或你的團隊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在這18個月的適應期，因應香港當前疫情的經濟關係，是否真的可以先"派袋"，讓市民先習慣及適應，再考慮如何令法例更有效、更以人為本？我認為這點是需要考慮的，因為你也記得，每次推行一項環保政策時，都會引起一些不同的爭議。那這做法是否可以釋除疑慮呢？此外，在行政及執法上，亦應避免一些我們經常強調會"甩轆"或令市民會擔心的事。主席，還有，說來說去，信心是很重要的。如果單靠1,500元這項罰則，老實說，是可以起到阻嚇作用的，但實際執法又如何？屆時是否真的有足夠人手執法呢？我看到局長的眼睛在眨，我要說的是，屆時是否單靠環保署的人員執法，還是其他政府部門都會聯手執法呢？

我認為最關鍵的，局長，就是透過教育來反思如何做到源頭減廢，改變市民過往的習慣。主席，我想指出，垃圾徵費由環保署執法，可能其他政府部門都會幫手，但實質安排如何，我很希望局長可以跟我們分享，告訴我們如何能使執法有效果，執法能果斷，以至執法能有成績，給市民信心。我認為這點反而才是重點，局長，所以我希望他能夠考慮。另一點，我已說過，就是要從源頭減廢，要做思想工作，要做理念工作，局長。我不斷重複的說，我一直都支持減廢，我經常把膠樽帶到三色桶丟棄，安排廚餘棄置。老實說，"污者自付"是其中一種手段，一種自付的方法，我認為要做好減廢的宣傳，回收是同樣重要的。政府既然要對棄置廢物向市民徵費，就應從多鼓勵、多促進和多便利市民的角度來看。其實，署方於今年1月推出了先導計劃，測試入樽機在香港實施的情況。全港放了60部機，每投入一個膠樽就可有0.1元的回贈。結果，直到今年8月1日，共收集了610萬個塑膠飲料容器，平均每日收集3萬個，總回收量只等於全港1.3日棄置堆填區的膠樽數量。由此可見，局長，我們要有充足便利市民的回收設施，才能達到促進市民共同參與的目標。如果回收設施不足，誘因不大，根本很難令到市民實踐。這一關市民有責任，但政府更加有責任，政府更加要做好這工作。對於垃圾分類，我認為香港走在最前面。不過，從2019年開始，國內從上海開始實施垃圾分類，到2020年共46個重點城市已基本建成了生活垃圾分類系統，政府強制社區監督、社會教育，每一個實施垃圾分類的城市都是全城起動，全城投入。環保分類亦成為國內的新時尚、新習慣，減廢效果是明顯的，局長。香港如果又再落後的話，其實真是不理想，所以我認為我們要急起直追。不過，你要記着一點，真的要多管齊下，不要只想一方面。在適應期的18個月，我認為要能給市民一個信心。主席，垃圾徵費如果沒有公眾配合，其實都是變成名存實亡而已，所以必須要透過我剛才所說的執法、教育相輔相成，才能達到預期的目標。正如環保的概念一樣，現時中小學教育，以至公眾的宣傳都有介紹甚麼是環保三色桶，"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這些分類我們經常都背出來。我希望政府都能夠從小開始，在這方面多一點推行教育，這不只是環境局的事情，教育局、民政事務局都需要做。要記着一點，環保這個議題是大家都關心的，時至今日，很多市民都提出要研究如何提高我們的環保意識。因此，主席，我想指出，政府除要加強硬件配套執法外，亦要跨局由民政事務、教育、環境局等推動宣傳，在適應期內爭取市民和商戶支持，長遠要多管齊下，做好公民教育。此外，當局亦要透過不同的線上線下宣傳，讓市民更了解這件事。物管業界要知道，商界的朋友都要知道，要提升社會的參與度，加強市民的公民意識，這樣才能從源頭減廢，達到從理念先行這個長遠目標。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恢復二讀《條例草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二讀《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香港是國際城市，我們有非常好的基建，有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好的機場、管理得最好的鐵路，但我們過往的廢物處理方法經常引來批評，甚至因為減廢成效不彰，引致垃圾圍城，被人批評為"垃圾級的垃圾政策"。根據政府在2013年推出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預計在2022年，人均垃圾棄置量將減至每天0.8公斤。雖然政府做了大量宣傳，市民的環保意識亦大為提高，但事與願違，香港近10年的人均垃圾棄置量不跌反升，在2018年更達到每人每日1.53公斤。很明顯，單靠宣傳和鼓勵，並不能達到減少垃圾的效果。政府必須透過立法的方式，以強制徵費和罰則，多管齊下，才能達到減廢的目標。而環顧其他地區的經驗，例如南韓的首爾，在推行垃圾徵費後，垃圾回收率在15年內由29%上升至66%；台北市實施垃圾徵費後，回收率由3%上升至60%。垃圾徵費對減少家居垃圾、鼓勵回收，成效非常顯著。在垃圾徵費的問題上，特區政府是有先見之明，但可惜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事實上，日本、南韓、台灣都先後實行了固體廢物徵費，並且卓有成效，大幅減低了人均廢物棄置量，但香港十多年來就落實廢物徵費，仍然停留在討論階段。早在2005年，政府已提出垃圾徵費的概念，2007年進行了3個月的試驗計劃。在2012年，當時的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推出公眾諮詢，到2013年黃錦星局長再進行第二階段諮詢，及至2018年11月行政會議通過將垃圾徵費的相關法案提交立法會跟進。我自己十分認同垃圾徵費的原則。香港是一個基建完善的城市，大部分市民居於有管理公司管理的多層大廈內，相信只要做好回收的配套，照顧一些管理欠佳的地方和貧窮人士的需要，我認為垃圾徵費是切實可行的，並且可以帶動整個綠色產業的發展。我在得到同事的支持下，在2018年曾擔任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法案委員會進行了16次會議，聽取了不同團體的意見，並收集了135份意見書。在《條例草案》進入逐條審議的階段時，當時有不少委員對《條例草案》有不同的憂慮，擔心《條例草案》通過後，可能會影響到自己所代表的選民利益，對通過法例有所保留。政府當時作出的回應又未能滿足部分委員的要求，令審議進度非常緩慢，趕不上會期的底線，最後只能終止審議。有人批評議會不敢擇善固執，被民粹主義牽着走，作為主席，對這個結果確實感到無可奈可和失望，不無遺憾。

考慮到個人的時間分配，我未能繼續擔任法案委員會主席，但繼續參與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還好的是，隨着本屆立法會延任，政府亦調整了立場，就議員的關注提出多項修訂和改善措施，例如提供12至18個月的適應期，讓市民和持份者有時間習慣和適應新的安排。在適應期後，政府亦承諾屆時會與議員商討，配合香港經濟狀況，預留彈性，才落實真正的實施日期。另外，政府亦答應，若然食肆可完善廚餘分類，將獲豁免收費。這些新意見均有助爭取議員對《條例草案》的支持。主席，垃圾徵費政策和立法一拖再拖，先後經歷了4屆政府。香港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持續上升，垃圾徵費是政府整項減廢策略中極其重要的一環，透過增加市民回收和減少製造垃圾的誘因，做到源頭減廢。政府應盡早配合教育宣傳，協助市民了解垃圾徵費的流程，在社區增加回收配套，令市民循序漸進，習慣將丟棄垃圾與金錢負擔掛鈎，繼而改變拋垃圾的習慣。不過，就算這次《條例草案》獲得通過，仍只是一個開始，政府仍然有大量工作要處理，配合法例的要求，完善垃圾徵費的基建配套。以廚餘問題為例，香港每天產生3,500公噸的廚餘，回收率只得3.6%，雖然2023年會有新的廚餘中心建成，但都只能處理500公噸。直到2029年，新的有機廢物預處理中心落成後，處理廚餘的能力才可合共增至1,000公噸，仍然有2,500公噸的差距，有待改善和處理。主席，政府在應對都市固體廢物的工作上，擔當着政策領導、貫徹落實和執法者的角色，固然是責無旁貸，但同時，社會各持份者，包括政黨、企業、社會團體以至個人，也應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共同努力，只要每人願意走出一小步，便能為香港的環境保護工作走出一大步。隨着《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亦很希望政府能夠多管齊下，在其他環保減廢的工作上，例如環保教育、回收及循環再用等方面，再加把勁、積極有為。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條例草案》二讀。

在2013年，我與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聯同政府出訪韓國，考察當地在環保和廢物管理的經驗，包括源頭減廢、資源回收及處理設施等方面，當年的韓國，在有關範疇已有長足的發展；反觀香港，即使今天的《條例草案》能夠三讀通過，仍然需要最少18個月之後才有機會全面實施。因此，香港在這方面實有必要急起直追。

政府實有必要作出檢討，令資源得以善用，不會白費。翻看紀錄，《條例草案》早在2018年已提交立法會審議，經歷數年，其間政府似乎未有好好利用時間，為條例實施作好推行細節的準備工作，令《條例草案》能在較快時間發揮最大的成效，因為大家都認同，減少廢物不能單靠增加收費，市民自發共同參與至為重要。

主席，據了解，現時每天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中，有約三成是廚餘，故能夠好好處理這方面，對減少廢物運往堆填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政府雖然已推出廚餘收集先導計劃，但仍有不少快餐店並沒有執行分類，而是把廚餘直接當作垃圾棄置處理，反映政府推出的計劃考慮尚欠周詳，未能令分類回收獲得持份者的積極參與。另外，政府亦應加大力度支持循環再造產業的發展，促使轉廢為能、轉廢為材更廣泛地應用，不然，香港要在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的目標，難以樂觀。多年來，政府一直採用"斬件式"的做法來處理垃圾問題，並未能夠做到多管齊下，包括教育市民加強環保意識及認同，改變生活習慣，做好源頭分類，減少製造廢物、廚餘；支援回收產業，甚至自行研發投入興建再生工廠，轉廢為材或為能等，令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更具成效。單靠把固體廢物運往堆填區處理，不單污染環境，亦浪費寶貴的土地資源，難以獲得市民廣泛支持。市民不明白的是，早於2014年，政府已聯同立法會不少議員前往英國、荷蘭、丹麥及瑞典進行考察以先進焚化爐處理廢物，大大減少送往堆填的垃圾數量，並能做到轉廢為能，減低對環境的影響。但是，考察後多年過去，仍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有長足的進展和跟進。政府興建一個焚化爐，單是構思及選址，動輒花上10多年。石鼓洲焚化爐由10多年前提出，至今仍要至少4年後才有機會落成啟用，估計每天可以處理約3,000公噸垃圾，佔整體都市固體廢物不足三分之一，實有需要興建更多焚化爐。但是，過去10多年，政府就第二個焚化爐一直未見有定案，讓不少市民感覺到政府是否單靠擴展堆填區來處理都市固體廢物。這種做法，我相信難以獲社會的支持和認同，希望政府能加把勁，做到一"爐"永逸，回收與焚化等多管齊下，令運往堆填的垃圾能大幅減少，減低對環境的影響，邁向"回收為主，焚化為輔，堆填為零"的目標。今次《條例草案》獲通過，亦代表廢物處理方面的措施邁出新的一步，不過就減少和處理廢物方面的目標，仍有漫長的路要走，希望政府能夠快馬加鞭，否則要在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恐怕難以實現。希望政府能明白"慢進也是退"，從速做出惠民的成績，才能獲得市民的認同。

政府雖然過去多年來都有很多推動減廢的工作，但減廢指標不升反降，目前廢物回收的回收率只有29%，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由2011年的平均1.27公斤，增至2016年每日1.41公斤，2019年更上升至1.47公斤，與2013年當局制訂2022年下降至0.8公斤的目標，相距也有點遠，局長。所以，香港寸金尺土，確實不應該單靠堆填區，把廢物不斷地丟進堆填區當作看不見，又或單靠堆填區擴建。所以，在這個前提下，落實垃圾收費有其原因。同樣，與其他早年已實施垃圾徵費的地區比較，其實廢物回收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得不承認，香港的廢物回收起步較遲，回收工業亦要政府支援。自然地，例如免費回收廚餘，現在還只是提出先導計劃，待實施垃圾收費後，才陸續安排免費收取餐飲界分類出來的廚餘，運送至廚餘循環再用的設施，但何時才做到家居住宅廚餘回收呢？我和局長之前都看過一些廚餘機，看起來似乎不錯，可否多提供這類設施，盡快鼓勵更多屋苑採用，我知道現時一些大型屋苑正在實施先導計劃，可否再做得快點，配合廢物徵費呢？數天前，我以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跟局長和委員一起參觀O.PARK1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及T.PARK的污泥處理廠採用共厭氧消化技術處理廚餘的情況。但是，以日計達3,353公噸的廚餘，即香港絕大部分的廚餘，這些設施是否足夠呢？

所以，如果實施廢物徵費後，可能便要想辦法如何可以多做一些，以處理這方面的工作。

所以，局長，我們同意就廢物徵費，但這方面的任務交給你了，希望局長想想如何可以改變市民的習慣，使他們可以慢慢地在適應後去做。所以，法案通過後會有18個月的所謂準備期，這18個月是很重要的，我們亦期望局長在法例開始實施時可以免費派發合理數量的垃圾袋，這方面我們有一個目標，我也跟局長多次提出，我們希望可以免費派發一年的膠袋。當然，這可能有一個時限，而對於一些特定群組，可能須派發較長時間，我希望日後政府可以跟立法會好好商量。第二，我亦希望當局承諾會定期向環境事務委員會匯報準備期內各項工作的進度，特別是有否出現"垃圾圍城"的情況。在準備期過後，亦要得到我們的支持後才訂立法例的生效日期，並以附屬法例處理。主席，在上述情況下，我重申這是不容易的決定，但我們同意修訂這項法例，讓香港在落實廢物徵費政策上可以向前走。對於我剛才特別提及的一些舊區和舊大廈，我期待政府在這個準備期內，可以多做宣傳教育，讓市民知道要有所準備。正如我們經常說，我也跟局長多次討論，應該多些"落地"，例如有些朋友和地區人士原來也可以為環保出一分力，便應多鼓勵他們做，以致建立一種氛圍，正如剛才邵家輝議員所說的，可能最初大家都不習慣，但原來逐漸便發覺是好事，了解有甚麼好處，盡量多做教育的工作，希望在正式推行時可以事半功倍。主席，我支持這項《條例草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主席，我跟進了這項法例10年，由我開始擔任議員起，香港社會已經在討論應否推行廢物徵費，是否需要由政府出手，還是民間自行推動已能做到。近年，我其實也聽到一些聲音，質疑本會的建制派議員在議會一直拖延處理廢物徵費，想"拖死"這項法例。我認為這種說法對議會是相當不公道的，因為在議會中，我聽到很多同事，特別是我本人從一開始，早在10年前我已經支持廢物徵費，我從來沒有說過反對廢物徵費。

當然，現時很多內地省市都已推行廢物徵費，為何香港走得那麼慢，為何我們不參考別人那一套，把那一套放在香港便可以立即推行。我認為不是的，讓我引用以往兩項與廢物徵費有關的法例作為例子，向大家說明為甚麼細節會決定成敗。

當然，最近在局長嚴厲督促下，情況稍有改善。不過，如果我們當初沒有做好細節，就像現時推行廢物徵費時，一些家居垃圾也可能會被丟到滿街也是。第二個例子，就是建築物廢料。我們同樣為此立法，訂明所有建築物廢料都應丟在指定地方並須收費。

如果我們不訂好細節，"垃圾圍城"就是由特區政府提出這項法例引起。為此，我們花了很多時間與局長討論，要求他做好配套，針對一些弱勢社群，他們確實無法購買垃圾袋裝妥垃圾，當局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支援呢？不過，我想特別強調，政府必須提供一個適應期給香港市民。儘管議會討論得那麼熱烈，媒體亦討論得很熱烈，但市民是未必知道的。正如在實施膠袋徵費時，一開始大家也像恍然大悟般。因此，我一開始便告訴局長，需要訂一個適應期，而在適應期內必須讓市民習慣廢物徵費和分類，所以我提出開始時應要派發垃圾袋給全港市民，由"多"循序漸進地減至"零"，由市民自行購買。這是一個適應過程，讓大家也知道原來我現在棄置家居垃圾是要分類、要將垃圾放在指定的袋裏，讓大家熟識。

如果這些做得不好的話，"垃圾圍城"便是由市民、由環境局自己造成的。

我剛才特別看到劉業強議員在席，他應該身同感受。鄉郊有很多垃圾站，當局如何執行廢物徵費，如何使用指定垃圾袋呢？這些問題是否已解決呢？

我不想挑剔這項法例，但我想指出這些實際上的操作困難，所以我們要花那麼多時間討論，與局長一起堵塞每個漏洞，這樣法例才能發揮效用。主席，當然我們現在純粹是討論有關廢物徵費的一些工作，但背後的理念其實是希望香港市民減廢，我也看到局長現時在一些名為"綠在區區"，或名為"綠仔商鋪"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現在已增加了很多回收途徑，讓香港市民減少一些廢物。我以往經常說，如果回收途徑、回收設備不足夠，當局便是強迫市民支付垃圾徵費。

雖然只有1毫子回贈，但可以看到市民因有這樣的設備，而他們亦支持環保，所以便去做。現在這些回收機或回收站裏，大家是排隊等候回收膠樽，為的並非1毫子，為的是支持環保。

說到回收再造的配套，我也想藉此機會告訴主席，我一直也指出，香港只有回收，但沒有再造。

我們現在既有廢物徵費的機會，有已完善的回收配套設施，我們便應考慮下一步，就是如何將香港自己產生的廢物回收並變成有用的物料。可是，政府以往在這方面上的政策支持是相對比較少的。就是訂立很多法例來規管回收行業。當然提升標準是大家也同意的，但如政府在政策上、資源上未能提供一些支援，回收行業要發展，特別在這麼小的市場、這麼小的地方下，其實是很困難的。因此，我認為今天《條例草案》恢復二讀，以及我期望可以三讀通過，這是重要的歷史時刻，但這絕對不是剛剛開始的......我期望政府在配套，以及日後環保再造方面投入更多心機和做更多工作，讓香港真的變成綠色環保的香港。多謝主席。

主席，垃圾徵費經過前後15年的研究和討論，今天終於交到立法會表決。有人形容這次法例是移風易俗，將會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正如我們看日本電視劇，有時會看到日本人花不少時間處理家居垃圾，要將垃圾分類，甚至不同日子只會接收不同類型的垃圾，做法極為繁複。香港的做法當然簡單得多，將來除了要繳費外，亦要習慣花時間處理垃圾，但為了環保，相信香港人會支持。法例將來正式生效後，一個三人家庭每月便要繳付大概30元至50元的徵費，從而鼓勵市民減少製造垃圾，以及將垃圾分類和回收。如果違規擺放廢物，可以遭定額罰款1,500元，屢犯或情節嚴重可以判更重刑罰。雖然每月數十元的徵費不算多，不過現在全世界處於抗疫期，香港有很多行業處於艱難的時期，而且環球疫情仍未知何時平息，現在通過計劃，社會可能會出現不滿情緒。然而，政府亦都進退兩難，因為本屆立法會將於10月底完結，如果法案未能通過便會失效，將來即使重新立法，所有程序都要重新再做，屆時不知會拖到何年何月。為了令法案順利通過，政府展示了極大的彈性。政府決定，法案通過後將會有18個月準備期，讓市民及政府可以適應，以及考慮經濟情況後再決定生效日期。政府更表明，如果18個月後經濟仍然不理想，可以再延長準備期，同時計劃在實施初期，會向市民免費派發垃圾袋，之後再決定生效日期。決定生效日期前亦會先諮詢立法會意見。政府這次做法其實是想告訴大家，政府會等疫情平息、經濟好轉後，才會正式實施，顯示了施政可以靈活變通，讓立法會可以先通過法案。事實上，政府只要肯變通，很多問題都可以妥善解決，希望政府日後也可用這種務實的態度，多與立法會溝通。主席，我是港島一個中型屋苑的業主委員會主席，參加了大廈管理工作很多年，很明白處理垃圾的重要性，亦知道要改變居民處理垃圾的習慣，其實不易。事實上，根據政府的中期目標，希望將固體廢物逐步減少40%至45%。但根據外國經驗，實施初期只可以減少15%至25%。所以，要達到減廢目標，除了徵費外，更加應改變市民的習慣，真正做到移風易俗，需要多管齊下，特別是做好公民教育，使市民明白到社會上人人都有責任。日本其實是一個好例子，他們可以成功做到源頭減廢及最嚴格的垃圾分類，這是因為日本人會自律去做。他們認為這是公民責任，這是日本公民教育成功之處。事實上，單憑徵費要達到減廢目標是不可能的。歸根究底，公民教育及環保意識才是最關鍵的因素，政府應該從這方面入手。政府雖然有做宣傳，但近年的政府宣傳工作，可能手法已經太落後，宣傳效果往往不理想。這次垃圾徵費事關重大，政府必須做好有關工作，現在政府有18個月計劃，希望可以想到一些比較到位的宣傳。我認為，政府可以邀請KOL網上拍片推廣，但不要規範他們以甚麼標準來做，而是應鼓勵KOL自由發揮，相信效果會更好。此外，公民教育始終要由學校教育做起，希望革新之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真的可以多教一些公民教育，培養出學生良好的公民意識。

主席，香港每日都有大量固體廢物被棄置，據環保署數字指出，2019年棄置於本港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總量為571萬公噸，每日平均超過15,600公噸，遠高於新加坡等主要城市。低碳減廢是國際大趨勢，香港在這方面明顯落後，我同意需要加快減廢步伐，亦認同廢物按量徵費能夠達致污者自負的原則，是減少固體廢物量的方法之一。但是，就目前政府提出的方案，我擔心垃圾徵費可否順利執行。在諮詢過程中，我和鄉議局多次向局方表達關注，特別是鄉郊的情況與市區存在明顯差異，一些在市區容易執行的措施，未必適用於鄉郊，單是監察方面已經出現漏洞。當局曾經表示，已在全港約440個"違規黑點"安裝攝影機監察非法棄置，但單是鄉郊地區已有超過2,600個不同類型的垃圾站，而且部分位於人流稀少的地方，時常出現非法棄置大型傢俬廢料等情況。故此，單靠監察少量垃圾站，在堵塞非法棄置問題上，似乎成效不彰。此外，部分鄉村位於熱門的郊遊路線，有村民擔心遊人遠足時胡亂棄置垃圾，會加重他們的垃圾收費。我相信這些操作會產生問題，政府必須提出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案，才可以釋除公眾疑慮。主席，一套完整的廢物管理政策需要多管齊下，單靠廢物徵費並不足夠，最重要的是提高資源回收率，才可以達致有效減廢。整體而言，我認為香港的回收網絡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現時並非每個垃圾站附近都有分類回收設施，即使有回收桶，其容量亦太小，加上回收商收集次數不夠頻密，往往出現"迫爆"回收桶的情況，影響市民的回收意欲。再者，市民如果想回收廢紙、金屬、塑膠及玻璃以外的回收物，往往要自己送去"綠在區區"或者回收站，但這些設施的位置未必方便市民。以西貢為例，只有一個位於將軍澳的回收點，但西貢幅員廣大，人口分散，要鄉郊居民拿着回收物乘車前往回收站，難免不切實際。事實上，不論是都市固體廢物、家居廢物及工商業廢物的回收率，自2015年已呈現下降趨勢，反映香港在回收工作上的不足。故此，我認為徵收廢物收費，必須有完整的回收政策配合，雙軌並行，才可以有效減廢。另一方面，政府亦要考慮徵費對基層市民的負擔。對於相對富裕的人士，廢物收費的金額可謂微不足道，甚至無法改善他們大量棄置垃圾的習慣，但相反地，對捉襟見肘的基層家庭和綜援戶來說，他們未必負擔得起每個月數十元的收費，甚至因為居住空間狹小難以做好分類回收，廢物徵費無異於施加額外懲罰，對他們並不公平。主席，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已經討論多年，早在2012年完成公眾諮詢。政府於2018年向立法會提交《2018年廢物處置條例草案》，至今歷時9年，除了因為過去在議會上受到反對派肆意阻攔政府施政而被拖累，某程度亦反映垃圾徵費具有爭議性，我期望當局不要抱着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心態，而是能夠認真做好廢物管理的長遠政策。

2016年在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達每日1.41公斤，較2015年增加1.4%。而多年來實施多項減廢及回收措施，都市固體廢物棄置率較2011年上升11%。如果我們還不行動，垃圾圍城的日子可能不用等到下一代就會發生，處理都市廢物的確是有迫切性。以下我想集中兩點回應：第一，當然就是收費問題。根據《條例草案》，需要收費處置的都市固體廢物，是指除化學廢物、醫療廢物及建築廢物以外的任何廢物。這個原則大致上可取，因為避免向現時已經需要付費處理上述特殊廢物的大小機構作出雙重徵費。不過，我擔心當局現時建議的按量收費模式，設計過於複雜。例如，附表列明收費標準，即指定標籤每個11元，而指定膠袋則按其容量分為9個等級，容量介乎3公升至100公升，會否令人有花多眼亂的感覺呢？收費方面，以一個標準三人家庭為例，每日丟棄10公升固體廢物，每個膠袋收費1.1元，一個月計30多元，負擔不算很重，而且更會向綜援家庭或受助人提供每月33元或每人10元的津貼。但對於低收入家庭，我們又如何幫助他們呢？